議員可以同意也大可不同意我的建議。其實，如果能夠在議事規則委員會詳細討論這項修訂的話，說不定不難獲得議員接納。但是，在議事規則委員會裏面討論細節是怎樣，有沒有詳細辯論，究竟有關修訂是否合乎《議事規則》，合乎議會上大家達到的共識，就好像"擧"字一樣，可能未經過仔細討論，便已經提交了。因為當時的主席，謝偉俊議員已經快刀斬亂麻，令討論除了關乎"擧"字的事宜，其他事項都沒有進入任何細緻討論，令《議事規則》的修訂只停留在，現在這個階段"霸王硬上弓"的情況。主席，立法會歷史、規則和行事方法的參考手冊曾經表述過，是通過《議事規則》的原則和價值，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公平精神，以保障少數議員的權利。今次的修訂，我們能否表述到公平呢？我舉一個例子，《議事規則》第20條，呈請書的安排，本來20位議員站立便可以成立專責委員會，現在要35位。換言之，除了議會的大多數之外，議會少數，基本上沒有可能提出呈請書這個安排，這樣是否已經違反了公平原則呢？提出呈請書只不過是花三五分鐘時間，便能令立法會成立一個調查機制。儘管這調查機制不能根據《立法會條例》享有額外權力去傳召證人，但它仍然讓議員透過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還原事件的情況，亦令政府不能夠迴避，接受市民和議會的質詢。

連一隻無牙老虎也容不下，他們不願意讓少數議員可以通過呈請書的形式成立專責委員會，就着政府一些失職，或者失衡，即做得不妥當的事情，提出我們的意見。所以，這項《議事規則》的修訂，客觀上能否體現到公平呢？抑或這項修訂的目的，只是要將《議事規則》變為為政府、行政當局的一艘護衞艦，確保政府提交予立法會的議案可以限時限刻地完成審議呢？如果這就是修訂的目的，那麼立法會又怎能體現《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訂明監督政府的功能和天職呢？

我們是否需要這樣？我們是否需要弄到不能就着修訂的內容，進行協商和討論，以產生結果的地步呢？

主席，手冊內也提及另一宗歷史，當中所述："回歸後，議員之間的共識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規管立法會工作的一般理念及原則須維持，而現行程序應維持不變。"雖然這樣，在這20年裏，立法會在極嚴謹的情況下，仍然數度修訂了《議事規則》。

因此，儘管民主派同事被激進的民主派批評，我們仍然通過這項安排。

建制派、保皇黨議員必須明白，規則改變後，便會一直沿用下去。

中國有一句名言："狡兔死，走狗烹"，謝偉俊議員作為"走狗"的一部分，他又怎可能避免在將來被中央政府唾棄呢？
我可以忍受一次、兩次，但我不能忍受第三次。

主席，我說得很清楚，我只是在引述一句中國的成語："狡兔死，走狗烹"。我也承認，我說他作為"走狗"的一部分，他當然有"走狗"應有的一些身體器官。

任何狗隻也自然會有狗隻身上應有的器官。

主席，我已翻看錄像。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不妥當的，所以我收回"謝偉俊議員"這3個字，以便令我整個論述變得更清楚。我只是想解說"狡兔死，走狗烹"的過程。

剛才說到《議事規則》的修訂，其實大家一定要明白，《議事規則》是用來協助議會有效運作的。大家不應該有自我矮化的傾向，削弱我們一貫監察政府的功能。我們更不能接受的，就是將它變為壓制議會內少數派的工具。

這是完全不合邏輯，亦不合常規的。

早晨，各位同事。

但是，如果某位議員對某議會的主席說，他是一隻狗，這樣又有不同的看法，因為狗和老虎的確是兩種不同的動物。但是，不知道中國人為何對一些動物，例如狗、龜，抱有不同的看法。

開宗明義，這些修正案其實都是因應建制派議員一些倉卒提出及不公義的修正案而制訂的。當然，我是承認這一點的，因為建制派同事的修正案是倉卒提出，而這些修正案亦沒有在議事規則委員會會議中作任何詳細討論。我作為議事規則委員會副主席，會遵守議事規則委員會現有的做法及一些傳統，就是不能夠將議事規則委員會內的討論作任何表述。

其實，民主派議員的數十項修正案，在議事規則委員會會議中只花了1小時討論，縱使我們盡了很大努力，向議事規則委員會各位建制派的成員解釋我們的修訂用意，但所有修正案——當然，除了有關"擧"字的那項修正案外——也遭到建制派同事的否決。當然，這是無理的否決。

這些是有特別需要的人士，我們要關顧他們。

如果《議事規則》寫得太寬鬆，甚麼也是由主席決定，主席是絕對有可能濫權的。另一組修正案的方向，就是令公眾及傳媒能得到更多立法會的資訊。

我上屆並非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委員，而今屆則是副主席。最近我想翻看上屆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會議紀錄，因為我們正在討論修訂《議事規則》，而這是相關的會議紀錄，但秘書處竟然說我無權閱覽。《議事規則》旨在規範議員與主席之間關係，但為何要弄到這麼秘密呢？

當然，有一種最重要的精神，亦都是我們另外一組修正案的方向，就是將香港人在《基本法》內的基本權益切實地寫在《議事規則》內。這點是重要的，因為建制派同事的修正案，同樣加入了《基本法》中的最基本，又或根本是涵蓋每個人，包括主席的法律概念；而我們其實也想在有關的修正案，加入《基本法》保障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的概念。我們的第七項修訂的方向非常重要，是要彰顯立法會功能，令政府和行政機關能夠更有效地對立法會問責。

但是，很可惜，亦感到非常無奈和心痛，我們沒有時間討論這些修正案，其實這些修正案全部是可行和合理的。主席，關於我提出的兩項現時獲得批准的修正案，第一項修正案是修改《議事規則》第67條。現行的第67條是："立法會秘書須負責為立法會每一個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提供一名秘書。

便是因為我看見很多委員會的工作量是非常繁重的。當然，每個委員會的工作也有不同的類別和性質，但是，在一些工作量非常繁重的委員會中，我們的確需要一位副秘書，而這位副秘書可以在秘書告假或身體不適要請病假時，代他行使秘書的權力。在一些委員會，例如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的工作量的確是非常繁重和辛苦的。我不是說每個委員會也要有一位副秘書，這一點由立法會秘書長決定，究竟某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是否需要一名副秘書。當然，就一些委員會，例如上屆議事規則委員會是每兩個月才開會一次，工作量不是太大，便無須副秘書。

主席，我另一項修正案是有關《議事規則》第142條，關於會議時間及日期的改動。第142條是："除新一會期首次會議，以及每屆立法會首個會期開始後14整天內舉行的會議外，立法會每次會議的書面預告，須由立法會秘書於會議日期最少14整天前發給各議員"。當然，在遇到緊急情況時，14整天前的預告是可以免卻的。鑒於主席也有權免卻14整天前的預告期，所以，我對第142條的改動是，除首次會議外，以後的會議，秘書發給各議員的書面預告，由14整天減至12整天，各位同事，請留意只是減少兩天而已。為何我覺得要減少兩天呢？

這並非無的放矢的改動，而主席亦可以免卻這些預告期，我希望各位建制派同事支持我這兩項修正案。

這項修訂是關於《議事規則》第2條，容許議員在立法會發言時可以用手語，我稍後會詳述這項修訂的理據。另一項修訂是關於《議事規則》第51條，指明內務委員會主席須由地區直選議員擔任，有關的理據我同樣會於稍後闡釋。主席，我首先想說，我提出4項有關《議事規則》的修訂，其中一項是加入第86A條，以規定立法會以暢達度和共融性為優先考慮範疇，目的是讓殘障立法會議員、工作人員和公眾人士都能夠進出立法會，以及任何立法會議員不會因為其身體殘障而妨礙他們執行立法會職務。主席，你表示這項修訂超出了《議事規則》的涵蓋範圍，你認為有關傷健政策屬於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職權範圍，這點我不同意。

對於該等政策，我有自己的政見，但我亦一如既往按照《議事規則》以立法會代理主席身份主持會議，而會議整個過程公開進行。所以，我不會不主持會議。

我沒有預算你會再回應我，不過我想提出，你參與《議事規則》的修訂，與你過去對處理法案的立場有根本上的區別，例如你有參與聯署，亦有聯合委聘外界的大律師。

而且，我已就我的裁決作出說明。你已提出你的觀察，我亦已說明了我的另一項觀察。本會當年審議政改方案時，時任代理主席對政改亦有十分鮮明的政治取向。

雖然《議事規則》沒有明文規定當你有嚴重角色衝突的時候，例如好像朱凱廸議員剛才說你在這個問題上有聘請資深大律師提供意見，關於......

這是根據第92條提出的規程問題，我希望代理主席你最低限度也應該休會處理這個問題。

由於立法會會議一向公開進行，我是否公平、公正主持會議，會受公眾監督。我會一如既往，繼續按照《基本法》及《議事規則》的規定，以及有關的慣例，主持立法會會議。但是，郭榮鏗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92條提出規程問題，當中指出："如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處理。"如立法會主席認為我不適宜主持會議，我會接受。所以，郭議員，如果你有此規程問題，我建議你稍後與立法會主席商討。

我現在按照《議事規則》提出規程問題。如果你認為要向主席查詢應否由你繼續主持會議，那麼，你是否應該現在就去詢問呢？

我看不到由我主持會議是不合乎規程。

張超雄議員，請繼續發言。

大家看到，整個議會由一些認受性低的人來主理，其實是貶低我們的議會，是一個完全不能夠令人信服的議會。所以，這項修訂其實很合理，我甚至覺得大會主席都應該......由直選產生。

代理主席，我今次提出一項修訂，即第11A條，訂明立法會會議為公開會議：立法會會議須公開舉行，除《議事規則》第88條、其他《議事規則》條文或其他有關法律另有規定外。代理主席，字面的意思清楚易明，便是要確保會議公開舉行。

順帶一提，主席的決定為最終決定的意義，並不在於讓他任意妄為，而是要提醒他在作出裁決時必須小心謹慎，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梁君彥主席完全不明白，絕對是一位"劣質"的主席。我想提醒梁君彥主席，他本身也是一名議員，跟其他議員平起平坐，只是碰巧他擔任主席，負責主持會議，故應當保持中立，不能因為當上主席，便可以"吹黑哨"、"打茅波"的。

正因他忘了自己濫權的事實，便為所欲為，視荒謬行徑為正常，這是趨勢之一。第二個趨勢，是建制派越來越不尊重議會內的各種聲音，為了"保皇"和幫助政府，胡亂限制議員的發言時間和內容。

當然，我們看到很多具質素的議員，例如謝偉俊議員，憑着他以無比的勇氣在中環向公眾裸露身體一事及激動時出現口吃的能力，或許會被政府視為十分重要的人才而委以一官半職也說不定。

多謝代理主席，亦多謝石禮謙議員替我澄清。我澄清：謝偉俊議員當時穿着一條內褲，展露他雄赳赳的身軀，這個表述較為準確。

所以，除了靠"擦鞋"、幫助政府"上位"、肆意攻擊民選議員、爭辯時處下風便趕人離場、休會和轉換會議場地，以求強行通過一些議案。

共產黨從沒仁慈對待忠心的人，合用便留，不合用便棄，就如前議員鍾樹根，同樣是"用完即棄"。你們以為改變遊戲規則便能雄霸天下，其實十分天真，若他朝有較你們更會拍馬屁的"契仔"、"契女"出現時，坐進議事廳的便不再是你們了。"契仔"、"契女"之間的廝殺是越來越進步，大家也有目共睹。因此，保皇黨提出的議案，其實反映出他們是真保皇，真躲懶，真"拉布"，而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呈請書。代理主席，保皇黨除了提高呈請書的門檻，由20人站立增至35人站立外，他們還大大削弱呈請書的效果。我昨天也略有提及，呈請書原本是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處理，但現在則改為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保皇黨這次說是反"拉布"，實際是真保皇，串通政府廢除立法會的武功，我們作為議員，是否有責任阻止呢？

為了廢除立法會的武功，他們竟敢阻止法案提交立法會，例如禁止象牙的法案，現時仍未能處理，該項法案不斷被拖延，正因他們不想把有關法案提交立法會。

還有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公聽會也被你們取消，必須改期。試問政治鬥爭是否較小朋友的福利重要？這些委員會的委員為何不出來解釋？你們不是很重視家庭價值嗎？政治是否真的較小朋友重要？今天胡志偉議員當然收回了把某位人士形容為"走狗"的言論，當然，我不會把議員形容為"走狗"，因為我覺得可能用其他字眼會較為合適，大家不會太難堪。舉例而言，如形容你"很謝偉俊"，會否達致同一效果呢？

為何我認為以"謝偉俊"為形容詞較好呢？因為他代表一種價值，一種完全依賴"西環"的價值，亦可能是一種代妻從軍的價值，其灣仔區議席亦可能是因此而獲得。這種價值即剛才所說的一種不勞而獲或只付出少許努力，但主要依賴外來幫助而"上位"的價值，這樣大家會否較易接受呢？代理主席，我最後想說的是，要是你們真的想那麼快便完會，其實有一個方法，便是取消點算法定人數的制度，這樣便能省回15分鐘了，對嗎？

他們不但不縮短響鐘時間，更嫌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響鐘15分鐘也不足夠，須在回復為立法會後再多響鐘15分鐘，合共30分鐘。

代理主席，我不認為剛才譚文豪議員的發言對任何議員有人身攻擊。我認為他的發言只是客觀地指出某些議員的人生及仕途上一些決定，只是客觀地形容一個人的性格及處事作風。

請議員保持肅靜。

多謝主席主持會議。我剛才也說過，如果有議員不滿，可以按照《議事規則》提出，否則，請安坐席上不要發聲，不要"亂吠"。主席，今次《議事規則》的修訂，當然，我們要由"DQ"議員的司法覆核說起。當然，大家都知道，去年有一宗史無前例，由特區政府提出的司法覆核案件，就是褫奪議員的資格。最後，有6位議員因為司法覆核案件而被褫奪議員資格，令民主派失去了分組點票直選部分的否決權，亦令建制派能夠乘人之危，在這個關口提出修改《議事規則》。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是處心積慮、鋪排了很久的流程。很多議員，尤其是建制派，時常聲稱要阻"拉布"，在選舉時說返回議會時要好好處理這個問題。所謂的"問題"是甚麼問題呢？

所以，他們聲稱的"拉布"問題是甚麼問題呢？當有超過九成政府法案都獲得通過時，他們想這個議會變成甚麼現象呢？是否政府提交98項法案，我們便要全部舉手贊成通過所有98項法案？如果是，我們還要這個議會來做甚麼呢？這個所謂"拉布"的問題，究竟是否如他們所說般嚴重呢？民主派議員看到，我們少了6人比賽，而當球證、旁證、足總、足協都是對方的人時，究竟我們可以怎樣做？我們民主派不會放棄，亦不會就此躺着讓你通過。由10月開始至今，我們一直都用盡一切辦法嘗試提出修正案，將《議事規則》的戰役，每一步都做得最好，每一步都盡我們力量，跟足程序——我強調——是跟足程序去做。但很可惜，我們看到主席在每一步的裁決，都是傾向建制派那邊；每一步的決定，都沒有遵守一個持平的原則，公平公正地處理每一個規程、每一項提出的議案，沒有按應該處理的方法去處理。很簡單，其實民主派在10月已經率先將39項修改《議事規則》的修正案存檔於大會。按照一貫的處理方法，即使要先在議事規則委員會討論，民主派的修正案其實都應該排在前面。這是一貫做法，否則，我們認為主席這個裁決，根本上是偏幫建制派，根本上是要阻擋民主派的修正案有足夠辯論時間及有優先的辯論次序。這個是議員提出修正案的權利，亦是提出修正案後，應該在議會上有足夠的辯論。但很可惜，主席所做的決定，只是將所有修正案全部合併辯論，每人只有15分鐘。

可以有多深入討論呢？是否一個正確的處理方法？當然，大家都知道，主席作出這樣決定的原因，是為了要讓這些修正案盡快通過，所以......

你是為了幫建制派。主席，如果你認為我違反《議事規則》或猜測你的動機，不好意思，我也要這樣說。因為今次的事件，主席，你也知道，我向你反映過很多次，大家議員真的很勞氣。如果連話也不准我說，不准我記錄在案，我不知道我可以用這15分鐘來做甚麼？因為時間已經這麼短。

主席，剛才你已說得很清楚，郭議員有關的發言內容明顯違規。我希望主席不要過於遷就他們或因為要減省時間，而令有些議員發言時不斷過分地違反規則。郭榮鏗議員剛才所說的話，明顯是一些所謂"蠱惑大律師"的做法，發言後又不肯承認，借題發揮，借機會違規，完全失禮大律師行業。

這是我第一次警告。

你可否解釋清楚？
我會在適當的時候，作適當的決定。
主席，我想你先處理，你自己認為被冒犯，被人猜測你的動機及挑戰你的決定這項議事規程的問題。

剛才發言的議員完全沒有說實際內容，只是作人身攻擊，如果我有任何違規的說話，主席，我收回，對不起。
郭榮鏗議員，我剛才已指出你的言論違反了《議事規則》。

主席，你剛才引述《議事規則》第44條，說主席的決定是不容辯論的，但我看不見該條載有"不容辯論"這4字。《議事規則》第44條訂明："主席決定為最終決定"。最終決定是最終決定，但並不是不容辯論的最終決定，如果郭榮鏗議員在發言期間批評主席的最終決定，我認為完全可以。但你的最終決定在會議上是有效的，大家無法不遵照你的不合理決定，這也無可奈何。但是，你的決定完全可以被挑戰、被討論和被質疑的。
根據《議事規則》第44條，主席決定為最終決定。議員不應在立法會會議上評論主席的裁決。如果議員對裁決有任何意見，可以在會後向我提出，或在其他場合表達。
主席，剛才多謝你，亦多謝葉議員提出這觀點，這正正是我想說的觀點。

我知道你是容許我說話，亦給予我空間。其實我知道你有這種量度，可以聆聽這些批評。但很可惜，在這個議事廳內有很多同事，連你想給予量度也不可，要扼殺，令主席在議員心目中的地位進一步矮化，這對你個人來說也不公平。其實過去立法會曾取得一位資深大律師，一位御用大律師的意見。他們表示法定人數不能更改，因為《基本法》已清楚訂明，而過去在回歸前的做法亦十分清楚。為甚麼建制派今次尋求外間的資深大律師意見後，便完全推翻立法會之前所取得的意見？再說，他們說為了阻止"拉布"，便要將呈請書的人數由20人增加至35人，這與"拉布"有何關係？立法會昨天處理了兩項呈請書，所花的時間不超過5分鐘，這修正與"拉布"有何關係？

如果看看其他議會，提交呈請書的人數更低。提交呈請書這麼重要，為何無須過半議員支持才可以？原則很簡單，因為民生無小事。

我記得在上屆議會，我和前議員何秀蘭有份提出呈請書調查湯顯明，當時應該是第一次提交呈請書以成立調查委員會。建制派全部反對，不予支持，但成立委員會後卻爭相加入，還要爭着當主席，可耻的程度......我記得在該調查委員會內，建制派主席甚麼也不准問。有市民告訴我，如果他們不讓我們透過提交呈請書成立調查委員會，雖然也會造成傷害，但可以安慰自己，即使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也會被建制派議員當道。但我們也可以安慰自己，如果沒有梁振英的UGL調查委員會，也就沒有周浩鼎議員的"文件門"事件，令市民看清楚一些所謂專業人士的操守or lack of integrity。如果謝偉俊議員說我是蠱惑大律師，我相信這個議會大有人在。我不會指名道姓，因為我不想冒犯任何一位議員，但我相信哪些議員蠱惑，哪些議員完全沒有integrity，他們都所謂唸過法律，本應知道甚麼是due process，即恰當程序，但他們完全不知道。

我也慶幸PAC的同事都盡心盡力、持平的行使他們的權力監察政府。當年湯顯明的酬酢問題和貪腐問題全靠PAC同事查出來。因此，我們可以安慰自己，即使他們無理地取走提呈請書的權力，立法會仍然會以其他方法盡力履行自己的職能。如果他們不讓我們監察政府，我們仍會監察政府；如果他們不讓我們阻止惡法通過，我們仍會使用我們所有氣力、意志和方法，我們不會放棄，只會三倍奉還。

主席，我今次提出了數項修訂，第一項是和緊急質詢相關。根據現時做法，主席可以根據兩個原則作出決定，分別是有急切性及重大公眾需要。結果在過去數年，絕大部分緊急質詢申請均不獲批准。

這些均與民生息息相關，但現時大部分均可被主席以一些我們一直不能理解的條件否決而不能提出。

這些自行閹割的太監，奪去了立法會整個功能，打着紅旗反紅旗。

過往成立的專責委員會做了些甚麼？

他們說"拉布"損害市民利益，但損害市民利益的正是這些拒絕監管政府的人。政府的權力已很大，因為在現時的憲制安排下，在席的有一半是功能界別議員，當中除了少數有骨氣的民主派功能界別議員之外，那些零票當選的議員和垃圾議員做了些甚麼？

主席，香港人要睜大眼睛看清楚這些人，是我左手邊這些人，令立法會從今以後喪失其應有權力，讓不是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作出的所有惡行、惡法，今後可以像直通車一般全部獲得通過。當《議事規則》在這不公平、扭曲的議會，經一眾功能界別、建制、保皇議員投票修訂，保駕護航後，損失的不是民主派的議員，而是全港希望透過立法會制約政府及接下來提交的眾多惡法的市民。

主席只批准了4項，有一項不批准，這項就是修訂《議事規則》第42條，以訂明立法會主席需由過去7年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擔任。主席不批准的理據是，因為我引入了過去7年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這項條件，這跟《基本法》第七十一條的規定不一致。舉例來說，《基本法》第七十一條規定立法會主席須年滿40周歲，如果我提出一項修正案要把它改為30周歲，這當然是違反《基本法》，與《基本法》不一致。但是，我不是這樣，我是在《基本法》第七十一條提出的條件以外，多加一些條件；而多加一些條件，怎會是與《基本法》不一致呢？我舉一個例子，過去，謝偉俊議員曾經就超級區議會功能界別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多加一些條件，他提出的條件包括：身高不超過5呎4吋，月薪不超過1萬元，以及學歷不高於高等會考程度。很多人說，這是曾經"最膠"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何謂跟《基本法》不一致？

但是，我覺得我有責任，亦有權力提出我與你不同的觀點。主席，我現在希望你暫停計時器，我要提出規程問題，請秘書處暫停計時器。我根據《議事規則》第841條，提出這項規程問題，請暫停計時。因為我覺得，主席，由你來審議這項修正案是不對的，因為你有直接金錢利益，請你給時間我解釋。根據《議事規則》第841條，我動議要求梁君彥議員——現在的主席——避席，因為我要即場再提交這項修正案。我要求由不受這修正案影響，沒有直接金錢利益的人士，來處理我這項無經預告的修正案。《議事規則》第841條是指，有直接金錢利益的議員，不得就議題表決。我知道主席接着會說，他不會表決，他沒有表決。但是，主席，你是否知道，你拒絕接納這項決議案，效力便等同否決這項決議案。

所以，我覺得他有直接金錢利益。所以，我希望根據《議事規則》第841條，請梁君彥議員避席，另請一位更適合的人來處理我即場動議的這項修正案。

但問題是，你自稱或者自覺得公平公正，也都要讓人看到你的確是公平公正的。不可以只是自己一個人說："我很清白無瑕。"一項很基本的原則就是應該避嫌，以免瓜田李下。你自己也要闡釋一下，你不批准他提出該項修正案，是否因為你自己有角色衝突？

我和代理主席是否公平公正主持會議，受到公眾監察。我和代理主席一如既往，會按照《基本法》和《議事規則》的規定，並參照過往慣例來主持立法會會議及作出裁決。如果公眾認為我有問題，自有其他渠道，包括司法渠道，表達他們的立場。
主席，我剛才聽到陳志全議員發言的意思是，他不打算挑戰你不批准他的議案的決定。

陳志全議員，你是否想繼續發言？
主席，或許讓我協助一下，其實有關邏輯是，陳志全議員希望透過《議事規則》第29條無經預告提出修正案，或希望主席可酌情免卻預告容許他提出修正案，而他同時考慮到主席未必是最合適處理這個決定的人。

主席，在我繼續發言前，我有一個問題而已，你剛才說是根據《基本法》、《議事規則》和慣例，你可否回答我剛才提出為何當日謝偉俊議員針對超級區議會功能界別候選人......

第一，在《議事規則》加入第1B條，以訂明主席履行職務時須尊重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本來這些"阿媽是女人"的條文不用寫出來，但為何我們也要寫出來？我相信香港市民很明白。第三，在《議事規則》加入第9A條，讓外國政要可以出席會議。最後，是修訂《議事規則》第244條，以保障議員提出急切質詢的權利。

然而，不同主席對何謂"與公眾有重大關係"和"性質急切"各有不同定義。例如曾鈺成會認為，關於學童自殺問題的質詢符合公眾利益，以及今天不提出質詢，便會有不可逆轉的後果，因為可能會有更多、更多學童自殺。

其實，在現屆主席下，並沒有一項急切質詢獲批，這等於把《議事規則》第244條廢除，名存實亡。有見及此，我提出修正案，而我提出的修正案非常公道，就是規定每名議員每年可以提一次無經預告的質詢，每次會議只可以處理兩項無經預告的質詢，並刪除無經預告的質詢須與公眾有重大關係和性質急切的原則。事實上，在過去一年，無論是建制派、民主派或甚麼派，任何急切質詢，例如緊急如市民資料外泄，主席也可以引用《議事規則》第44條"主席決定為最終決定"，拒絕所有急切質詢。

這亦顯示，由主席判斷哪些質詢屬於與公眾有重大關係及性質急切是很危險的事，因為主席不受約束，可以動輒濫權而作出不合理判斷。我認為這個判斷權最好交給議員，由議員自行決定哪些質詢屬於與公眾有重大關係及性質急切，而我亦覺得應該要確保議員不會濫用提出急切質詢的權利，故此我劃設一條平衡線，每名議員每年只可提出一次，議員自然會用他認為最有需要的一次來提出。如果每年只可以提出一次，議員便會慎重考慮何時才使用這項權力。我亦曾作調查，以及統計過去數年的情況，其實議員平均只會提出一項急切質詢而已，而且並非每一位議員也提出，所以我們是不會有需要運用很多議會時間來處理這類急切質詢。另一方面，我也要確保每名議員均有可能有空間提出這類無經預告的質詢，所以我訂明每個會議最多只可以處理兩項急切質詢，以今年32個會期為例，最多可以處理64項急切質詢，平均計算每一位議員可提出一項。我認為是不會的，所以不要因人廢言，這項修訂對大家也有利，甚至乎對建制派更有利，因為建制派有很多議員，他們是大黨。

所以，我真的十分希望各位議員可以考慮支持我這項修正案，從而由主席手上取回提出無經預告質詢的權力，讓議會可以急市民所急。他們經常擺放的牌是這樣寫的："為市民服務急市民所急"，如果要真正做到急市民所急，但我們連急切質詢也無法提出，如何急市民所急呢？

我真的認為我這項修正案，純粹是針對如何運用《議事規則》賦予議員根據第244條提出急切質詢的權力。

我相信也未必會。全體委員會說明是"全體"，何謂"全體"呢？《基本法》說的"全體"便是70名議員，根本不用爭拗，名稱已經告訴大家是"全體"。第二，全體委員會如果是一個專責委員會，其主席便應該重新選出。

立法會的權力包括修改政府的法例，如果全體委員會不是立法會，它何來權力？

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303c條提出規程問題，這是廖長江議員擬修訂《議事規則》的其中一項，是要修訂《議事規則》第123條及附表1。總的來說，這修訂是關於由立法會秘書負責選舉主席。這項修訂其實有三違反，容許我花少許時間解釋甚麼是三違反。

無論是附表1，或是《議事規則》第4條，也不適用於該程序，這是第一個嚴重矛盾的地方，亦即我所說的第一個違反。第二個違反，主席，《基本法》第七十一條寫明......
梁繼昌議員，你所提述的並非規程問題。

請你直接提出規程問題。

主席，我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提出這項修訂立法會《議事規則》的決議案。主席，立法會是香港特區重要的憲制機關，按照《基本法》有其莊嚴的憲制職權，但近年部分議員置這些憲制職權及社會責任於不顧，濫用《議事規則》，"拉布"成災，導致很多法案和撥款項目長期積壓，浪費公帑，嚴重窒礙改善民生及促進香港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
朱凱廸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廖長江議員，你是否想澄清？

上屆立法會會議點算法定人數及流會次數屢創歷史新高，要求點算法定人數總共接近1,500次，虛耗了立法會一成的會議時間，造成18次流會，直接公帑損失——主席，我只是說直接的損失——超過9,000萬元。今屆立法會會期至今，種種濫用程序的情況更慘不忍睹。因為處理行為不檢問題和與程序有關的議案，以及進行點算法定人數所花的時間及兩次流會，共虛耗近一半的會議時間。"拉布"的負面影響亦遍及整體社會，公共工程因而延誤而導致工程造價飆升的例子比比皆是，單是"三堆一爐"便因此要多付13億元，建造業等行業以至整個社會也受到影響。另一個社會不可坐視不理的警號是：議會內的"拉布"已出現非理性和失控的狀態。瘋狂點算會議法定人數便可以近乎癱瘓立法機關，三數位議員合力便足以拖垮一項法案。

上年度財務委員會的"拉布"者便坦言是因為有議員在宣誓風波中被取消資格令他們不快而"拉布"，於是便隨意、不顧後果地把教育撥款、屯門醫院手術室擴建等民生項目作為"拉布"犧牲的對象，差點未能通過。事實上，立法會少數派長期"政治挾持"整個立法機關，他們以"少數人獨裁"的手法，任意罔顧大多數人的利益，拖住香港發展向前走的後腿，整體社會累積的不滿已到達臨界點。

廖長江議員，你是否想澄清？
主席，我不會澄清，我會繼續發言。為了順應民意，為了我們的未來，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為了香港的氣數，主席，今天建制派是下了最大的決心，要促使立法會走出這個困局。主席，要扶助目前禮崩樂壞的議會重回正軌，首先必須重整禮樂，促使《議事規則》與時並進，把濫用《議事規則》的情況控制在不會傷害香港整體利益的範圍內，令議會的運作回復比較暢順的情況，這亦是廣大市民不分階層、不分界別的期望。以下我謹就本決議案載列的修訂建議作出扼要說明，我相信其他建制派議員會善用時間繼續闡述修訂建議的內容。主席，這項決議案共有24項對《議事規則》的修訂建議，得到最少38名建制派議員的共同支持，每項修訂都是在考慮了《基本法》和其他法理、外國議會的有關規則、立法會社會責任和憲制責任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及信納理據充分才提出的，目的是在議員議事論事的權利和立法會有效行使憲制職權及履行社會責任之間取得一個合理和適當的平衡。

為確保立法會議員選舉立法會主席這項重要的責任能夠順利完成，我們建議由立法會秘書在立法會正式會議以外的環境下協助議員進行選舉。主席，濫用程序的常見招數之一，是提出排山倒海、數以千計甚至萬計的修正案。參考外國經驗，英國和加拿大等地的《議事規則》早已作出修訂，讓主席有選擇修正案的權力。就此，我們建議確立立法會主席選擇及合併修正案的酌情權，讓他可以要求擬提出議案或修正案的議員解釋有關的主題，並且據此作出考慮和裁決，在眾多旨在達到相同目的擬議議案及修正案中，挑選更有效和草擬較佳的讓立法會議員考慮，並有權指示合併提案；如果提案者多於1名議員，立法會主席亦可以指定提案議員。此外，同時賦權立法會主席及全體委員會主席將他認為瑣屑無聊或沒有意義的系列式修正案......

對於瑣屑無聊或沒有意義的系列式修正案，立法會主席和全體委員會主席是有權予以不可動議。此外，點算會議法定人數的程序亦被濫用成災。為了紓緩這個問題，我們建議撥亂反正，將全體委員會與立法會大會的會議法定人數分開處理，並把前者的人數訂為20人。主席，為何說是撥亂反正呢？因為這兩種會議雖然在同一地點進行，其實兩者的性質不同、職能不同、層次不同，運作也不同。《基本法》只是對立法會大會會議的法定人數有規定，現行《議事規則》將兩者的法定人數同樣訂為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實在是立法機關自己的決定，而並非《基本法》的要求。所以，我們的建議並不違反《基本法》。事實上，在1997年回歸前，立法局大會和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也曾出現不一致的情況。大家的研究所得更充分印證，全體委員會是負責承接大會交付過來、已經通過二讀法案的具體審議工作，再向大會報告審議結果；按職能而言，它並非大會的一部分。據此，我們參考過內務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後，建議全體委員會與人數要求較高的內務委員會看齊。此外，為了方便適時處理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待續的後續事宜，我們建議賦權立法會主席可以在下次會議前，指明在任何時間或任何一天復會來繼續處理休會待續前未能完成的議程，讓立法會不需要因為流會而浪費時間。這個相信亦切合廣大市民的期盼。主席，《議事規則》另一個亟需要與時並進的範疇，就是我們古老的呈請書制度。香港立法會呈請書制度是以遠至159年前的英國西敏寺傳統為藍本，但連英國議會本身都已經廢除了這個制度，現時英國制度的呈請書是由公眾提出的。即使香港仍然想保留這項源自19世紀的制度，最低限度應該因應現實條件轉變，對呈請書制度作出應做而未做的修訂。首先，應該按照立法會大會法定人數的增加，相應增加起立啟動呈請書交付委員會處理的人數要求，以貫徹1997年前兩者人數一致的傳統做法。其次是既然現時立法會委員會制度發展成熟，專責委員會已非交付呈請書唯一的一種委員會，應該轉為將呈請書交由議會集體辯論及考慮是否就有關事宜成立專責委員會。故此，我們建議如果有35名議員在會議上起立提交呈請書，該呈請書即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若內務委員會決定委任專責委員會處理呈請書內事宜，內務委員會主席會在立法會動議議案作決定。主席，現時一些無經預告便可提出的議案亦經常被濫用，例如中止待續議案及縮短點名表決鐘聲鳴響時間的議案，但其實這類程序性議案欠缺實質議題，在不少外國的議會是不設辯論的，例如加拿大、英國、澳洲、新西蘭都是。但是，我們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卻容許將這類程序議案當作是一項實質議案來辯論，結果製造了機會讓"拉布"議員無話找話說，徒然拖延議會流程。故此，我們建議讓這兩種議案可以無經辯論便付諸表決，而中止待續議案如果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是濫用程序，便可以決定不提出待決議題。至於另外一些容許無經預告便可提出的議案，本來應該是在非常時期及有需要的情況下才提出，包括動議不須將一項法案或發回重議的法案交付內務委員會，或動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場等。但是，最近的事例證明，有議員為求"拉布"，會不惜將新聞自由當籌碼玩弄，提出相關議案。就此，我們建議為提出這類議案加上一項先決條件，就是必須獲得立法會主席同意後才可以提出這類議案。主席，我們亦建議明確議員在發言解釋其先前發言中被誤解的部分時，只可就被誤解的部分發言。主席，現時除了立法會會議，委員會會議方面亦備受"拉布"困擾，但是委員會主席並不像立法會主席般擁有決定議程及其他管理會議秩序的權力。至於有關減少議員離題或冗贅發言的權力，則只是立法會主席、常設委員會及專責委員會的主席具備，而內務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的主席則欠奉這個權力，但其實這些都是有助維持會議秩序的合理權力。就此，我們建議把遏止議員不斷離題或冗贅重複論點的權力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所有委員會的主席，並且賦權各委員會主席有權決定哪些事項可以納入議程。主席，我想呼籲各位重視有效行使立法會根據《基本法》所賦予的職權的同事一同支援我們的修訂建議，讓立法會可以返回正軌，還給議員理性發言應有的空間，還給社會一個理性並具尊嚴的立法機關。關於泛民議員剛才一些論點，我是需要回應的，但我現在沒有時間，我會在總體回應時再發言。

百多年前的議事規則是行政局與立法局共用，當時僅有11項條文，第1條訂明港督有權通過或否決任何條例，可見當時的港督權力之大。但是，只不過短短14年後，即1858年，立法局與行政局的議事規則便分拆了開來，立法局的議事規則變得更開明、民主，而最重要的修訂，便是取消港督可操生殺大權的條文，拿走放在議員頭上的那把刀，並且加入多項保障立法局議員自由議政的條文。當時的議事規則第16條訂明："立法局的議員享有言論自由"，亦即是今天《立法會條例》第3條所訂"在立法會內及委員會會議程序中有言論及辯論的自由"的雛型。直至1884年，議事規則再次修訂，賦予議員自由發言的權利，這自由議政的精神，代理主席，亦是今天《基本法》第七十七條："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以及《立法會條例》第4條訂明，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或委員會席前發表言論，或在提交立法會或委員會的報告書中發表的言論，可獲豁免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的法理基礎。由此可見，百多年前的香港，立法局對議事規則多次的修訂，均是一次較一次進步、開明。到了1991年，1989年六四事件後，香港立法局開放直選議席，議員由從前只由港督委任，變成第一次由人民選出。兩年後，港督不再擔任立法局主席，主席由議員互選產生，香港終於有第一位議員主席——施偉賢議員，亦即掛在會議廳外的右方牆上的第一幅相中人。

三權分立，互相制衡，這種文明的check and balance，在1990年代已經出現。在此，我特別想提出一項在第一部議事規則就獲得承認的權力，便是"立法局議員可提出修正案"。代理主席，由香港有立法局，有第一位議員提出修正案之初，百多年前由殖民地總督擔任的主席也未嘗有合併修正案，或以修正案瑣屑無聊為由而將其否決的權力。議員提出多少項修正案，立法局便要處理多少項修正案，一單還一單，清清楚楚，公事公辦。今天保皇黨提出要修改《議事規則》第19條，容許主席有權指示合併修正案，簡直無視自古以來屬於議員自由提出修正案，精益求精議政的權利。代理主席，立法會《議事規則》迄今的歷史，便是由政府、立法會主席逐步還政於民的歷史。直至今時今日，保皇黨提出那些反文明的修訂前，歷史上每次修改《議事規則》，都是將政府與立法會主席的權力變得更克制、民主成分越來越多、議員議政的自由與監察政府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的修訂。非常諷刺的是，在臨近立法會《議事規則》邁向173周年紀念的這時刻，保皇黨破天荒地違背歷史步向文明的軌跡，提出賦予主席有如百多年前英國殖民地總督出任主席時的無上權力，保皇黨試圖做的是把立法會變得比英國殖民地時代更極權、更獨裁。政府近來沒有提交任何法案供立法會審議，明顯是準備好為修改《議事規則》讓路。即使我們現在再沒有官守議員，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中的保皇黨沆瀣一氣、放火打劫，互相"扯貓尾"，強行修改《議事規則》。即使我們的特首不是立法會主席，但在立法會會議中，保皇黨只是政府與中央的扯線公仔。很可惜的是，連平日出席率奇低、開會睡覺的議員也全部歸位，想通過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全部人也希望為將來的議案開綠燈。

"這三權是分開寫的，這也是香港三權分立制度的基礎。雖然近年中央經常說要三權合作，但《基本法》絕無此論。我在我的修正案中提到："立法會主席在執行職務時，須時刻保持和維護立法會的自主權。"我這樣修改《議事規則》第1條，是希望可以時刻提醒立法會主席，行政、立法、司法這三權是分立的，立法會沒有必要，亦不必要與行政機關合作。議會的責任在於行使《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的職權，監督行政機關。這一點，我希望今天和將來的立法會主席都應該牢記。此外，我亦提出修改《議事規則》第3條，我的措辭是："立法會主席的職責是必須平衡立法會中多數人與少數人的權利及權益，並確保立法會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倡議和保障，不會被任意濫用的權力損害。"代理主席，我提出這項修訂的原因，就是想將《議事規則》帶回正軌。修訂《議事規則》理應是希望議會更為開放，這樣才符合一路以來我們走向文明進步的脈絡。

但是，很可惜，當廖長江議員提到呈請書時，為修改有關呈請書的規定進行辯護時，他說這是100多年前英國的制度。但至今相關制度已經由議員提出呈請，變成由人民提出呈請。既然如此，容許我挑戰廖長江議員或一眾支持修訂的保皇黨議員，是否夠膽將相關修訂直接交給香港人？

既然外國的做法是當達到某一個人數就可以提出相關呈請時，為何香港不可以？為何我們言必英、美時，我們不夠膽做到這一步？代理主席，為何我們沒有這種勇氣？與其要增至35人，不如增至1萬、2萬、5萬、10萬名香港人。

保皇黨是否夠膽接受這項挑戰？與其言必英、美，不如放眼香港；與其相信外國，不如相信我們香港人，不知道保皇黨的議員是否夠膽接招？代理主席，廖長江議員剛才的一番慷慨陳辭，說到將全體委員會的人數由35人降至20人，是因為全體委員會的性質、職能和運作不同於立法機關或不同於大會。代理主席，我想在此直接回應。無論是性質、職能和運作，全體委員會固然未必與大會保持一致，但我亦想提出的是，大會本身亦充滿不同性質和職能。

既然我們是在這議事廳處理全體委員會的事務，代表了無論是性質、職能和運作，儘管有絲毫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為何要稱它為全體委員會而不是逐項審議委員會？代理主席，這是因為希望容許全體議員在法案通過二讀至三讀之間能夠逐項審議，而在逐項審議時，每一位議員都是必然委員，而主席亦由立法會大會主席主持。這樣做的理由和精神是，可以在容納最多香港人聲音的時候，進行逐項審議，這是有關安排精神所在。因此，當廖長江議員嘗試以性質、職能、運作不同，為自己開脫，分開本來應該屬於一致的全體委員會和大會時，我希望告訴大家，我們應該回歸那精神，我們應該看到如果全體委員會在這議事廳處理事務，其實原意和設計是希望每一位議員都有份參與，而每一位議員都有份參與時，這就是大會了，兩者應該保持一致。這就是為何民主派議員認為不應修改法定人數的最主要原因。當然，代理主席，很多議員同事已經提過，與其以這麼多漂亮的說話和言詞掩飾修改法定人數的做法，其實到了最後，只不過是偷懶。我不想這樣做，我也不想以這些方法和說話刺激保皇黨同事，但如果廖長江議員剛才的陳辭真的是他的本意，如果我們真的要彰顯禮樂，如果我們希望透過修改《議事規則》令議會重拾正軌，我真的看不到原因，看不到邏輯。代理主席，為何我們要將法定人數這樣降低，我看不到，代理主席，我也真的完全不理解為何容許議員不開會就能彰顯禮樂。如果是這樣，其實我們為何不將法定人數由20人降至跟財務委員會相同的8人？這樣可能會更有效令我們開會，代理主席，因為更多人不需要回來，這是否廖長江議員的本意？我無意猜度，不過很明顯，客觀效果，我們路人皆見。代理主席，前立法會議員，來自法律界敝黨的吳靄儀女士曾經在2011年5月的發言中提出《議事規則》應該凌駕於政治之上。代理主席，我完全同意，我亦完全擁抱這句說話，我亦相信在席大部分同事應該有這覺悟。但很可惜，今次我們被政治牽着鼻子走，今次很多議員同事被迫坐在這裏，被迫以十數分鐘完成他們的午餐，也是歸咎於政治。當然，這不是人性化的決定。我希望大家知道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如果我們今次真的修改了《議事規則》，是全面地令本來屬於我們69位都擁有的權力大幅削去，屆時權力盡歸主席，無論那位將來是誰，他可能是保皇黨，也可能是民主派，但這樣會令我們的議會，議員和主席之間失去應有的制衡。當權力盡歸主席時，這和21世紀我們應有的制衡背道而馳。我希望我們的議會同事能夠真正想一想，是否真的為了一時的政治原因而要放棄本來屬於我們每一位的權力？屆時我們如何再制衡坐在席上的主席？我希望大家深思熟慮一下。

代理主席，我不知道你認為過往數天的討論是否夠深入，不過我打算利用我的發言時間，逐一向大家說明我要支持還是反對每一項修訂，而我相信這也符合發言的規定。今次辯論涉及12項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藉以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第1項是謝偉俊議員提出以"舉"字修改原有的"擧"字。

若舉行閉門會議，須先得到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全部委員三分之二的同意方可舉行。此外，他還修訂了第92條。在"如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之後加入"諮詢議事規則委員會及"。

陳淑莊議員亦提出了兩項修訂，包括修訂第6條，在第6a條廢除"25年"而代以"20年"。

胡志偉議員也提出了兩項修訂，第1項是修訂第1A條，在第1A1條廢除"按連續"而代以"按"，以及廢除分號而代以"，擔任時間不一定需要連續；惟若時間相同，則"，在第1A2條則廢除"連續"。

他亦建議修訂第14條，在第142條廢除"14整天前發給各議員"而代以"12整天前發給各議員"。

張超雄議員提出了兩項修訂，第1項是修訂第2條，在"可用"之後加入"手語、"。

"之後加入"內務委員會主席須由地區直選議員擔任。之後是由我本人提出的修訂，目的是加入第11A條。我建議在第11條之後加入有關"11A.立法會會議為公開會議"的條文，規定"立法會的會議，除本議事規則第88條、其他本議事規則條文或其他有關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公開舉行。

至於修訂第7條的建議，則是在第72條之後加入"3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須協助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執行其根據第1及2款的職務。

首先，他建議修訂第24條，在第244條廢除"及"而代以"或"。其次，修訂第44條，以便在第44條所訂"最終決定。"之後加入"若有超過一位議員反對主席某一項決定，主席須容許議員發言申述理據。主席須要就議員的反對作出解釋並記錄在案，而該決定並不能成為同類決定的先例。

關於修訂第2條的建議，則是在第2條所訂"議員在立法會發言"之後加入"或主持會議"。

代理主席，我很佩服我的黨友譚文豪議員，他花了12多分鐘說廖長江議員之流的修正案。

郭家麒議員，請稍停。你是否指本會議員是廢人，請你澄清。

最好的示範就是坐在這裏愛護祖國，但家裏的護照當然最重要是愛護英、美、澳、紐。這情況不是香港特有的，你看看我們國家領導人的子女去了哪裏？

說到議會傳統，我們有兩種傳統，一種是英國人留給香港的英式議會傳統，另一種就是人大傳統。人大傳統很厲害，就是全體成為舉手機器、橡皮圖章，按鈕通過所有議案。現在我們逐步由一個民選議會制度，走向國家極權產生出來的人大傳統。這個傳統，甚麼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老闆說甚麼，想要甚麼，我們便要在這裏盡力做。在內地，你膽敢罵國家領導人一句嗎？最近有一則報道是，國內有一個人在社交平台，在微信群中批評國家領導人而被捕。這就是我們偉大祖國所實行的傳統，而這群保皇黨、建制派議員，將這些都植入香港，將議會人大化。

我在修正案中，要求立法會主席執行職務時，需要尊重立法會傳統。今天郭榮鏗議員曾詢問代理主席，請她自己察悉一些議會傳統，她是否應該避席。但是，我覺得他是否太高估我們主席和代理主席的能力及見識？我們不能夠將建制派議員看得太高，他們說英式傳統，我有時認為，他們連人大的規則也背不好，叫他們說英式傳統，是否有點強人所難？所以，我這樣子訂明，便是希望主席即使不懂得怎樣做，也可以回去唸一唸書，回去看看一些民主社會、民主國家、民主地區選出來的議會傳統。

現在大陸開始有點橫着來，它說其實《基本法》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有憲法在其之上。

如果鄧小平聽到，可能也要翻生出來罵這些忤逆的黨員。大家也知道，"一國兩制"這個香港的傳統，為的不是香港，而是整個中國。大陸內地已經無法挽救，已經因為專權、這些尋釁滋事和顛覆國家政權罪，再加上很多網絡、實體監控和打壓，而沒有任何民主聲音，唯獨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還剩餘一些民主聲音，而這些不是裝出來的。

大家也知道，說的是一套，做的一定是要第二套，這是共產黨偉大的傳統。

政府做出如此骯髒的事情，其實即是跟建制派一起"扯貓尾"，一起做傷害香港人的事情。

請議員返回座位，現在會議繼續。
代理主席，我剛才說到政府如何可耻。首先，政府利用律政司司長褫奪總共6位議員的資格，接着建制派與政府"打龍通"，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本來我打算逐項建議讀出來，最低限度有所記錄，讓大家可以跟隨，不過還是算了，大家自行上網查閱會更清楚，我想把握這個機會討論數個問題。

代理主席，廖長江議員的決議案提出的修訂中有一點，我不太聽到其他同事提到，便是關於《議事規則》第404條的部分。現時《議事規則》第404條訂明："在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可無經預告而動議一項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全體委員會主席須即提出該議案的待議議題。議案如獲通過，委員會即須回復為立法會；議案如被否決，則委員會的程序即須繼續進行。

"代理主席，這涉及兩個問題。

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我認為議員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一項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是不可能令立法會不能正常地運作。我昨天提出一點，便是前主席曾鈺成對於全體委員會無限發言的處理方法，便是最後"剪布"。按照他的邏輯，以及接下來終審法院的判決，你也能夠理解這是為了履行《議事規則》和《基本法》賦予他的權力。但是，在全體委員會內提出一項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又怎會產生令立法會無法運作的效果呢？所以，從根本而言，我認為無論《基本法》或《議事規則》賦予議員的權力，在這個處境下，原則上一定是比主席限制這類議案提出的權力較大的。代理主席，第二點則涉及實際的問題。

問題是，這是一個情境的判斷，即是我們現時經常面對一種情況，我們要猜測別人的動機，但《議事規則》是不容許這樣做的。"濫用程序"這4個字未經清楚說明和界定下，主席基本上必須猜測議員提出來的動機。我可以在全體委員會階段站起來說，我要提出現即休會待續議案，好像之前"琵琶手"盧偉國議員也說，這是程序而已。

如果主席真的要作出判斷，我們真的要開庭審訊，主席要找證人證明朱凱廸提出這議案是立壞心腸，接着進行一、二、三個步驟。但是，主席是不會有這機會的，所以加入"濫用程序"這4個字的實則效果就是濫權，可以變成無差別的、任意停止議員按照他原有權力提出現即休會待續議案。此外，我想進一步回應廖長江議員減少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這項建議。我想在此引述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剛寫給一個網站的文章，標題是"減低法定人數是否違反《基本法》：比較雙方法律意見"。前議員吳靄儀提出兩個我認為很重要的觀點，第一個觀點是她認為"將全體委員會視為立法會的委員會系統的一部分，是毫無實際理據"，因為廖長江議員認為全體委員會跟其他委員會一樣。吳靄儀表示，"全體委員會是為立法程序的需要而設，在立法會會議之外無獨立存在，亦無獨立運作。《議事規則》的'委員會'部分，並不包括全體委員會；全體委員會只見於'法案的處理程序'，是程序的一部分，只在立法會會議中發揮作用......關鍵在於《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第一款不能'斬件'理解，第七十五條第一款的條文說的是'立法會會議的法定人數'而非'立法會的法定人數'。甚麼是立法會會議，甚麼包括在立法會會議的議程內，一目了然。"這就是我為何反對廖長江議員降低全體委員會人數的想法。

她說："《議事規則》的修改一經通過，接着的立法程序便會按此而行。若法定人數變為20人的修訂是違憲，假如在某條法案進入全委會階段時有議員要點人數，而人數少於35，那麼通過了的法例是否有效，便大成疑問，因為法律上當時人數未足以構成全委會。"在這個問題上，我再一次認為主席梁君彥很不負責任。其實，他現在是把責任推給整個立法會，他在批准廖長江議員降低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的建議的判決中也不敢說清楚，我昨天已指出，他是以一個double negative來表達，換言之，他不確定他一定違反《基本法》，即是他不一定違反《基本法》便可以提出，交由大家決定。

為免本會陷入憲政危機，我希望各位同事反對廖長江議員，特別是這個全體委員會的修訂。

代理主席，朱凱廸議員發言最後提到一個觀點，我認為需要嚴肅對待，因為這不單關乎立法會的管治危機，更會徹底影響香港的根基，包括經濟方面。

我在上次發言中提到，習近平說將來中國夢，"一帶一路"是很重要的全國策略，而香港將來是"一帶一路"很重要的投資活動仲裁中心。那麼，破壞香港法治和動搖香港的根本，就是在破壞中國夢、破壞"一帶一路"、破壞中國內可以讓"一帶一路"國家進行投資仲裁的地方。

代理主席，我要更加用心發言，因為在2016年，是有數十萬名市民叫我要繼續在立法會清楚說出我的理念，而但凡有何影響市民的事情時，更要說清楚，讓他們得以了解。近日有29名學者聯署，指出修改《議事規則》將令香港變成獨裁政體。一開始時，我沒有想過獨裁政體。

即使立法會奪去了監察政府的權力，你們也要放心"。

可是，制度就是當政府做了一些事情，將會違反很多市民的意願，代表他們的議員就應該根據《議事規則》，用盡方法阻止惡法通過。

民主政體的特色是會透過選舉輪流執政。

對比香港的情況，當前議員曾鈺成撰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我曾認真的思考《議事規則》是否"一國兩制"的精義呢？我終於想通了，我明白他在說甚麼，明白他所說精義當中的精義。很簡單，"一國兩制"由始至終的設計，尤其是鄧小平所說，就是由愛國者為主體執政。換句話說，他一直思量的時候，《基本法》預計了由坐在對面的建制派、共產黨的代表執政，鄧小平知道這個世界有很多與共產黨持不同政見的人，而香港人因為種種歷史背景，亦會透過選舉選出一些與共產黨有強烈不同意見的人進行監察。

然而，現時的政府已經......在這10多年，行政會議的成員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Committee Chairman。代理主席，今次更離譜，政府今次說與它無關，是立法會議員自己的事。

有人會問這次修訂是否中央、中聯辦或特首的意思？我感覺到很多市民看到今次建制派的做法，看到林鄭特首不提交任何法案以方便今次的審議，甚至派出"狗仔隊"在外面，確保這項不是政府的議案也會有足夠法定人數通過。如果市民合理地覺得......

代理主席，我無意打斷涂謹申議員的發言。我想他澄清，會議廳外有哪位官員是所謂的"狗仔隊"？

如果你願意，我會請陳克勤議員指出他要求你澄清的事項。

代理主席，如果市民合理地認為這是中央、中聯辦的意思，是特首領會中央的意思或執行中央的政策，今次的修訂就是直接把中央政府放於市民的對立面。

我發言，為了強烈反對廖長江議員代表建制派議員提出關於《議事規則》的各項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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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發言，首先是反對你批准廖長江議員與建制派議員提出修訂。

我認為建制派議員的做法，其實是在扭曲概念。當然，立法會可以自行決定委員會的法定人數，包括內務委員會、各事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的法定人數。但是，立法會可否把在審議法律建議過程中的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與內務委員會一樣統一為20人？即使我們有權這樣修改，但請大家不要忘記，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我們對立法會《議事規則》所作的修訂，也不得抵觸《基本法》。雖然我也同意《基本法》條文或《議事規則》並沒有訂明，立法會會議等同全體委員會會議。但是，大家很清楚，全體委員會會議其實與立法會會議在同一個會場進行，其委員亦是立法會全體議員，其主席亦由立法會會議的主席主持。

其實那是我們在履行《基本法》規定職能，在審議法案或修訂法案時的一個程序安排。

當時他們這樣做，要考慮的是甚麼？當然是要考慮《基本法》。那麼，為何經過數屆之後，我們現在的理解卻突然變得不同了呢？當然大家要回想，建制派議員現在的做法，將兩者脫鈎，在審議立法建議的過程中，將全體委員會法定的人數減低至20人，是否合理？

其實，審議法案是立法會的重要職能，如果主席依照會議議程來處理事項，也會先行處理法案，然後才處理一些無法律約束力的議案。所以，如果今天建制派成功取巧，將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由35人下調至20人，其實大家會否發現有很不合邏輯的地方？當議員提出口頭質詢或議案辯論，即進行無法律約束力的議案辯論時，會議的法定人數要有35人，以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但當我們處理有法律效力的事項，包括修訂法例、制定新法例時，反而將法定人數的要求下降，至低於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議案辯論。

在席的議員，全部都已宣誓效忠《基本法》。但我們竟然對最重要的立法過程，在全體委員會階段審議法案的過程，認為不是太重要的，出席議員較少也可，我認為這是違反《基本法》的。雖然有議員鑽空子，"借法律顧問過橋"，以為這樣做，他們便不用經常坐在會議廳內，可以躲懶，可以不參與會議，但事實上，我們無法解釋，為甚麼重要的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竟然低於處理不太重要事項的會議。所以，主席，我們強烈反對建制派這樣做。其實他們這樣做的唯一理由是懶惰，做法亦藐視和不尊重《基本法》。

主席，我也想問你閣下，如果立法會通過了一些違反《基本法》的《議事規則》議案，將會有甚麼後果？我們是否願意承擔這些後果？他們或會認為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可以偷偷到會議廳外躲懶。但我告訴他們，立法會會議除了審議法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環節，屆時一定要符合立法會會議的法定人數，他們也同樣要在席。

主席，當然你作為主席，為甚麼得不到......
我想黃碧雲議員澄清，她剛才提到不出席會議、躲懶的議員，是否指她座位附近，現在完全不在席的泛民反對派議員？

主席，我認為你只給予議員15分鐘發言辯論，是十分不足夠的。

我們會追究建制派議員不按照《基本法》做事，企圖修改《議事規則》，將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下調。

主席，我接下來要談一談我提出的一項《議事規則》修訂議案。本來我無需提出這些修訂，如果不是建制派議員提出不合理的修訂，我是無須提出修訂議案，以修訂他們的不合理修訂。不過，我知道即使我提出修訂議案，其實也一定不能通過，因為大家也知道這個議會不是一個由民主選舉產生、公平議事的議會。

我們一直沿用《議事規則》第20條，讓議員提出呈請書，就公眾關心的事務或政府的失職，可能是涉貪、港珠澳大橋超支和領展問題等，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如有任何冤情或需要調查的事情，也可由1位議員提交呈請書，得到不少於20位議員站立支持後，便可立即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而即使有35人站立支持，呈請書也只是交往內務委員會處理。主席，如果這樣做，其實等於把提交呈請書的權力全部收歸建制派議員所用，民主派議員以後也不能提交。除非我們的議會進行民主改革，扭轉如此不公平的議會制度；否則，即使再提交呈請書，其實又是交予內務委員會通過，而內務委員會也是被建制派議員壟斷。如果我們今次支持建制派的修訂，便會進一步削弱我們這個議會監察行政機關，或代表市民作出申訴和調查的權力。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看到建制派議員把香港的議會進一步推向專政和霸權，全面削弱民主派議員的權力。

這說法真是厲害，我們佔少數，現在很明顯挨打，卻變成"少數獨裁"。

民主派議員佔直選議席大多數，但在這個議會，我們變成少數。

現時所有最重要的委員，包括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全部都是你們的人。

這個議會的權力已經完全不平衡，沒有平等參與。這個議會在無法真正完全平等地代表人民的聲音下，現在還要進一步收緊《議事規則》，限制議員的發言權、縮短表決的程序、簡化三讀的程序、收緊呈請的程序，然後還指控我們是"少數獨裁"，要將議會回復暢順，才可以得到平衡。我非常同意朱凱廸議員所說，其實現時這場球賽，我們已經比你們少踢很多人，然後還要"DQ"，再踢走一些人。現在隊長是你們的人、球證是你們的人，足總、足協全部都是你們的人。然後，你說不可以，要將龍門再搬遠一點，有本事便射球吧，射不到是你們的問題。坦白一點吧，建制派，何必欺騙市民呢？其實，你們已經大權在握。不過，雖說是大權在握，但其實你們是否真的能夠制衡政府呢？已經在先天上——主席，這個立法會，立法本身就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而其他工作，當然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清楚說明，我們要批准政府的財政預算。凡是撥款，都是重要的，都是有法定效力的。立法當然是有法定效力的。這些都是議會最重要的工作，到了投票時，其實建制派便會贏。政府提交上來的法案及議案，多數會通過；議員提出來的議案，要功能界別加直選均過半數才能夠通過——所以，這個結構在先天上，我們在直選方面因為能夠獲取多數選民的支持，所以我們一直在直選議席佔多數，而因此我們能否決由建制派提出的任何議案；同樣，他們亦在功能界別可以否決由民主派提出的議案。

如果這個議會真的要為人民謀幸福，真的要反映市民的聲音，經過這麼多市民、這麼多代人的努力，我們今天有這樣的經濟成就，我們有條件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今天我看到建制派，急於為了在這個"千載難逢"，民主派5位直選議員被"DQ"，我們在直選那邊變成少數的時機下，便急於修改遊戲規則，將龍門越搬越遠，越改越細，着我們有本事便射球，但我們連球也帶不到龍門附近。當一個社會、議會到了這麼偏袒，完全失去平衝的地步，沒錯，統治者的意旨或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意旨，是會非常暢通地實行，一切都會回復暢順。但是，他們不會聽到反對的聲音，因為反對的聲音已經很難在這個議會出現。我們無法阻止一些惡法或不好的事，我們亦難以影響政府的決定。

威權政治？

主席，現在是21世紀，我們有這麼高的經濟水平，自稱為國際城市，是否要用到這些手段呢？既然你們這麼崇尚公平競爭，既然你們說講道理，便正正式式講道理。有甚麼困難呢？"林鄭"說，不會的，《議事規則》跟甚麼第二十三條立法完全是兩回事，她從政30多年，從來沒有做傷害市民的事情。政府真的很少會故意做傷害市民的事情，不過它一定會維護既得利益者，包括今天在座很多功能界別議員所代表的財團，他們背後便是利益分贓。它是不會故意害市民的，只是首先照顧既得利益者而已。當它只是照顧既得利益者時，往往便會有機會犧牲掉市民的福祉，她說政府沒有做錯事嗎？

我們接着面對的，當然包括第二十三條立法、《國歌法》如何限制我們的自由、"一地兩檢"如何有機會違反《基本法》？

不過，老實說，主席，政府的問題並不是做了甚麼，最大問題是不做些甚麼，而政府不做甚麼的時候，我們這個社會便會有很多人受苦。正如我們看看今天的貧窮率達到19.9%，接近五分之一的香港市民生活於貧窮之中。即使經過政策介入，讓一些人得到現金援助，但仍然有14.7%的市民生活於貧窮之中。問題是現在本身的遊戲規則下，我們的資本主義已經有利於某些階層的人，而有些人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脫貧。它作為一個中間人，有責任調撥資源，通過政制、政策、立法和制度來改善民生。

現在不是說政府做了甚麼壞事，我們從來沒有說這個政府主動做壞事，但它不做事，已經是在做壞事，因為政府見死不救，對於民生問題視若無睹。

但是，現在他們進一步收緊《議事規則》，只會令貧富懸殊加劇。香港的問題正在於財富和權力越來越集中。在威權政治之下，我恐怕這種情況會更為嚴重。所以，今天廖長江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全部也是企圖阻擋一些意見的聲音。我們在這個議會裏已經屬於少數，我們基本上是無權無勢的。我們所代表的市民，大部分也是無權無勢的。

如果連這一點也不容許，連這些最基本的權利，甚至是少數的聲音也要打壓，其實只會引來反彈。主席，今天這個議會的撕裂，這個議會的對抗，也反映出外面社會的對抗。我們這個議會越具針對性，越是互相仇恨，外面也會出現這種情緒。香港值得有一個更好的管治架構、香港值得有一個更好的議會，我們不應該在此再花時間和精力互相攻擊，直至把對方踩死為止，因為這樣做只會造成反彈。到最後，主席，我恐怕這種反彈是建制派或現在的政府也未能預及的。我不希望我們要不斷對抗，浪費生命。

主席，早前我和何君堯議員一起到英國參加西敏寺研討會，學習英國傳統議會政治和議會運作。在研討會的尾聲，有人問我，研討會內容對香港有何參考作用？

因為英國國會是民選產生的議會，大家看着《議事規則》，看着議會運作，心裏很清楚：今天的執政黨是保守黨，他日可能是工黨。

但是，香港絕對不是這樣，香港立法會是不民主的議會，在可見的將來也看不到有民主改革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建制派作為多數，他們認為功能界別的制度可以千秋萬世，他們可以繼續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可以繼續坐擁立法會大多數議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見有風就一定會駛盡𢃇，一旦可以修改《議事規則》，絕對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主席，我明白建制派可能覺得，民主派有些議員，很多時候以程序方式阻撓、拖延審議富爭議的議案，會影響大家的日常工作。這個我明白，但是，這正正是在不民主的議會中，少數派制衡多數派的僅有力量。大家以為削去這種力量後，議會就可以由建制派隻手遮天，完全操控嗎？正如我昨天在發言時說，建制派可以大幅修改《議事規則》，但他們無法杜絕所有程序問題，這些"拉布"或阻撓政府議案的做法，絕對不會因為修改了《議事規則》而終止。更令人遺憾的是，廖長江議員作為法律界代表，應該清楚知道制度的重要。我們這個制度不單要讓議員充分表達意見，亦須讓議員有機會就政府的重大醜聞或施政失誤嚴肅跟進。但是，很遺憾，廖長江議員代表建制派，提出要將現時通過提交呈請書成立專責委員會的做法，門檻由20人支持大幅提升至35人。不單如此，如果獲得35人站立支持，事件還是要交由內務委員會跟進。在這種情況下，客觀效果便是民主派已經喪失機會，透過提交呈請書成立專責委員會，追查政府重大醜聞或關乎重大公共利益的事情。這程序與建制派一直批評的"拉布"有何關係？我向不少建制派同事私下問過，但沒有人可以告訴我這究竟和"拉布"有何關係，因為實在沒有關係。謝偉俊議員，你可以在你的發言時間再回應，好嗎？主席，事實上通過提交呈請書成立專責委員會，只在大會花數分鐘時間。接下來，專責委員會因為運作獨立，絕對不會影響大會、財務委員會或其他重要委員會的工作。

主席，我明白有些議員可以用很多歪理嘗試解釋，但說到底，歪理始終是歪理，無論大家如何口若懸河，這些都不是可以說服別人的真理。

甚麼是少數獨裁？我們是少數，但少數竟可以獨裁？我覺得廖長江議員相當幽默。廖長江議員，主席是你們的人，政府是你們的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你們的頂頭上司，它可以解釋《基本法》。香港政制以行政為主導，少數派有何權力可以獨裁？這是匪夷所思的說法，甚至是指鹿為馬的說法。少數派利用《議事規則》和程序制衡政府，正如前主席曾鈺成所說，這是"一國兩制"設計之下所容許的。容許反對派利用議事程序阻延政府法案的通過，並非香港獨有，世界各地也有，這是很自然及正常的做法。

你們沒有自由的意志，只會跟從大隊，不懂得做好保皇黨的工作，投票支持政改，不能埋怨別人。之前劉江華擔任議員的時候，也說"拉布"是建制派的手段。這事家家有求，你想阻礙某項議決、法案通過，建制派也會"拉布"。

我想在未來數年，"曠持日久"的抗爭、議會的矛盾只會越來越厲害。主席，你對記者說，加開會議就是要讓議會盡快回復正常狀態，又說民主派也提出了很多修訂，而既然大家均有提出修訂，所以會議的安排與建制派提出修訂沒有直接關係。

我們絕大部分的修訂，是因應廖長江議員提出的修訂而作的，而事實上你也清楚知道，民主派的修訂是完全沒有機會獲得通過的，今次只會通過建制派提出的修訂。客觀現實就是，你原本應該擔任球證的角色，但現在你已走進球場，站在建制派的一方，說民主派過往經常犯規。你根本已經放棄了作為球證應有的表面中立。主席，我亦要批評廖長江議員的修訂，建議由立法會秘書主持換屆後的主席選舉。根據本會的傳統，主席選舉會議由最資深的議員主持。這是行之有效的，為何要修改呢？是否因為現時本會最資深的議員是民主派議員，建制派不放心而一定要由秘書長擔任呢？我認為由立法會秘書長擔任主持，會有嚴重的角色衝突，因為立法會主席是行政管理委員會的主席，行政管理委員會管理秘書處。秘書長日常要很緊密地向主席匯報工作，主席是其直屬上司。

我覺得這破壞了議會的體統。主席，我昨天呼籲葉太改變初衷，支持提交呈請書。雖然她無法令到容海恩議員跟她站在同一陣線，但亦希望她考慮到呈請書是監察政府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因而考慮"轉軚"。

不過，我留意到容議員對傳媒說，葉太一個人的分量已經足夠，所以她昨天無需站起來。

為何你把所有責任交給葉太呢？除非，你不同意葉太的立場，不同意用呈請書的方式調查領展不斷出售資產的問題。如果是這樣，你倒不如說清楚：我不同意葉太的立場，所以我不站起來；而不要說葉太一個人分量已經足夠。你也是民選議員，代表新界東的選民，而葉太沒有代表他們，她也沒有支取你的薪酬。希望你明白，每位議員也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主席，我今早說過《議事規則》的原則和價值，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其公平精神，以保障少數議員的權利。我今早亦指出，從少數議員的權利，可以看出民主派和保皇黨之間的分別，但難保他日會遇到其他議案，新民黨可能要聯同民主派提出一些關乎少數權利的議案。畢竟，即使保皇黨也有數個不同的政黨板塊，民主派亦然。事實上，民主派內部也會對不同同事的處事方法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正如在"拉布"的問題上，民主黨的立場一直認為不應隨意動用"拉布"這個工具，只能用在社會和市民大眾都覺得非常有爭議的項目上，我們才會全力以赴，正如"一地兩檢"，我們有所擔心，對於接下來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我們亦一定會全力以赴。

我們絕對不可以做這種事，原因是"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大家也可能有這樣的一天，不知何時會出現，亦不知道今天所得到的獎賞、支持和支援是否千秋萬代。

信心危機衍生的是"一國兩制"，用以作為回歸後的政治制度基礎。因此，《基本法》亦賦予大家不同的力量，包括在行政主導下仍然要面對立法會，向立法會匯報工作，讓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施政，讓立法會有權否決政府提出的議案，作為監察工具，起着制衡政府的效果，令它不可肆無忌憚，推出不能讓香港社會信服的政策。這便是制衡的好處。

當少數人的權利被大多數人剝奪時，在大多數人之中可能也會有部分人被挑選出來成為少數人，正如今天北京政府處理低端人口的做法，明天可能中端或高端人口亦會遭降格，其實你和我都不知道，你怎知道自己不會被降為低端人口呢？你憑甚麼相信自己不會被處理呢？你只能夠依賴制度，維護這個制度，就是"一國兩制"的核心，亦是令到公眾、社會仍然對香港抱有一絲幻想和希望的基礎。主席，《議事規則》的本質，說到底只不過是一個工具，希望能夠令議事暢順的工具。通過今年兩次選舉及民意的反映，客觀上可看到過往一些非常意氣風發的激進朋友，似乎主導了議會整個話語權。但是，隨着一些事情的發生，議會開始調整，本來這是最正常的，因為當選民的態度有所改變，議會的行事方式亦會跟着調整，這是最王道。因為大家都尊重民意的選擇，而這個民意選擇已反映在這個議事堂的議事過程。但是，他們沒有珍惜這個空間，反而在這個階段一定要修改《議事規則》。正如我所說，《議事規則》經修改後，他們今天以為自己是中端、高端人口，明天當他們被定義為低端人口的時候，便會發覺自己原來無處容身，沒有東西可作保護，屆時他們後悔也莫及。所以，當議會不能夠發揮監察政府的作用，也許建制派、保皇黨會說，他們都懂得監察政府，都懂得監督政府施政，只是不會採取民主派的做法。我同意的，還記得八黨聯盟的時候，議會同事同心合力向政府提出意見，將議會的目標聚焦，我們想到方法解決社會民生的矛盾，然後迫政府做，我們成功了。但是，我知道八黨聯盟之後，建制派、保皇黨的朋友可能被"照肺"，以致他們覺得以後也不可以再八黨聯盟，因為這樣做是違反《基本法》。《基本法》是以行政主導，怎可以由立法機關、由我們整班同事想出好辦法迫政府做事？這不是他們的政治倫理嗎？但是，我們的議員要向市民負責，我們面對的是這個問題。我們怎可能睜開雙眼，看着我們的公帑白白浪費？看着高鐵超支、港珠澳大橋超支，我們也不聞不問或隨便問問，拍拍屁股了事？我們要記着，不是每一位同事都來自工程界，不是每一位同事都是盧偉國議員。

今天中央政府更表示，袁國強建議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條也不可行，我們根本不知道可以用甚麼方法，而更令人擔心的是，這道"後門"會越開越大。我們寧願付上代價，高鐵變慢鐵，也不想令"一國兩制"受到損害，這是價值問題。但他們的看法是，以經濟效益先行，其他的不用多說，香港是否"一國兩制"，不要緊，即使打開所有"後門"也好，他們能夠在短期內有利益，有效益的話，也應該盡量做。

失去了這些意義的香港要面對北京、上海、廣州的競爭，這些都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如果我們這樣參加比賽的話，我們所面對的壓力，只會更加嚴峻。所以，我們說《議事規則》的改變，就是不可以讓這套改變，令立法會失去監察政府、制衡政府的能力，確保香港這核心價值得到守護，令"一國兩制"能夠在不走樣、不變形之下繼續沿用。主席，我謹此發言，亦呼籲建制派回頭事岸。

我們也感受到，這莊嚴議會大廳所要繼承的是一種很重要的議會傳統，但今天這種討論讓我們感到非常悲傷。

我們知道這本《議事規則》是在累積多年議會經驗後制訂的，它可以協助我們在此不會被置於一個沒有法紀可以遵循的狀態，我們有一套方法告訴我們，我們發言的次序、長短，以及每一項議案的處理方式該如何，我們每一個人和每位議員在此擁有的權利是甚麼。《議事規則》是當我們被選進入議會成為議員後規定我們每一個人和議員的權利和義務的重要依據。所以，如果要改變《議事規則》，應該要經過一個很審慎的程序。

他說當時他們把《議事規則》由英文翻譯成中文，是一個相當漫長及審慎的過程。這個漫長的醞釀及很審慎的過程非常重要。可是，大家回顧我們現正經歷的對《議事規則》49項修改用了多長的時間醞釀？

這些現象其實也是呈現議會敗壞非常重要的跡象。我們在此反對今次修訂《議事規則》是希望能夠挽回這種局面，我很希望在座所有議員也能再認真思考，究竟我們現在做的事是正在幫助議會所謂的重回正軌，還是進一步加以摧毀？就修改《議事規則》而言，我認為最少有3個原則：第一，尊重少數。

所以，議會需要更多人而不是一個人，便是因為我們希望在這麼多人當中，能夠通過人數反映到民意。與行政機構不同，行政機構需要一個主意，但在這裏，我們需要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聲音能夠互相制衡。尊重少數是第一個重要的原則。第二，尊重既有法制。在今次修改的過程中，我們連很多基本的法制甚至《議事規則》已清楚訂明的條文也照樣違反，我相信這種做法在我們的議會歷史中從未經歷過。第三，正如我剛才所說，必須要有充分時間醞釀，盡力商議，爭取共識。

我們應該給自己足夠時間演繹和討論。此外，我們每一個人現在只得15分鐘就49項修訂發言，這亦是非常荒謬的安排。主席，我今次就廖長江議員提出的一些修訂決議案提出了兩項修正案，包括有關呈請書的門檻，以及法案三讀的安排。這兩項如此重要的事情，我只能各項用約4至5分鐘來論述而已，當然是無法說清楚。第一，有關呈請書的門檻。我認為廖議員修訂呈請人數提升至35人這種做法完全不恰當，我認為應修訂為整個議會人數的四分之一。很簡單，今早廖長江議員已作解釋，雖然他說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他的答案卻完全不適當。

如果我們繼續保留呈請書的做法已落伍，那我想請廖長江議員貫徹他的邏輯，如果他認為應仿效英國的做法，我們應把呈請的做法做得更開放，而不是好像他們現在建議的修訂般收得更緊。他說英國的做法是已開放給公眾進行呈請，我們則收歸建制派自己壟斷呈請的可能性，其他的人可以提出呈請嗎？如果他說這是我們落後，他是否採取更落後的做法？我們不單看英國，我們也看看德國，根據德國的《基本法》第四十四條，德國的聯邦議會有成立調查委員會的權力，需要多少名議員提出呢？只需四分之一的議員提出便可成立調查委員會的權力，原因很簡單，因為如果多數派在議會內才有調查權力，怎可能會調查自己呢？如果我們的制衡目的是希望制衡執政者，在政府中有任何腐敗的問題或其他行政失當的問題，議會一定要賦予少數派實際的權力，讓少數派能夠提出。

如果連由20人提出，以呈請書的方式，這麼弱的方式，他們也要閹割，立法會監察政府的能力便會大大削減。

所以，主席，我很希望建制派能夠接納我的建議，將呈請書的人數限制，不是提高至35人，而是放在四分之一的水平上。第二個問題，我想談談有關法案三讀時不容辯論的安排而提出的修訂。主席，廖長江議員提出這個安排，我想一開始能夠就着主席你本人的處理方式提出意見，因為這議案的安排，是沒有經過"三部曲"的處理方式。主席，我們今天早上已討論過，你的決定是最終決定，但你的決定是可以被批評、被討論。在我們發言時，我們可以就着這些決定發表意見。有些由民主派提出的修訂，你表示一定要經過"三部曲"，有些修訂你卻認為不需要經過"三部曲"，為甚麼可以這麼不公平？主席，其實你有責任要將這問題弄清楚，以及糾正這錯誤。

在法案三讀時不容辯論方面，法案三讀是整個立法過程中很重要的環節，我們也可以輕輕放過，如這樣處理通過，是非常離譜的做法。

各位建制派議員和主席大人，究竟我們有否就着這問題進行詳細深入的討論？

這本《議事規則》的尊嚴何在？

另外，我要為我們的主席胡志偉議員平反，他今早說出了一句成語"兔死狗烹"，結果有很多同事作出了很大反應。他後來收回，說不點名指謝偉俊議員，也不是指任何一位同事，那便沒有冒犯性了。

因為我翻閱《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勾踐世家》有云："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話大家都聽過，亦即成語"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出處，而當中其實是存有褒義及感到不值的意思。換言之，作為"梁公走狗"，為國家付出這麼大的功勞，功在黨國，見得光或不見得光的事情都做了這麼多，如果最後得不到一些回饋，真的說不過去，對嗎，代理主席？

我稍後也會引述例子，說明在整個修訂《議事規則》的過程中，他如何使用兩套準則、一把伸縮尺來作出處理，務求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修改《議事規則》。更加重要的是，我注意到建制派同事、主席或代理主席也真的多了一點耐性，可能你們已經胸有成竹，不需要再使出某些"黑哨"招數，一切已盡在掌握之中。

過去確實曾修改《議事規則》，但我認為最大的分別是，過去的《議事規則》修訂通常是在大多數議員或黨派已有共識，經過磋商及討論後，由議事規則委員會提交大會處理，而並非好像今次般，在毫無共識，意見甚至南轅北轍的情況下"霸王硬上弓"。

剛才很多同事提到，對於大會轉為全體委員會的階段時將會議法定人數降至20人的修訂，現時有兩派意見。我得承認對此確有贊成意見，亦要公道地說總有人持不同意見，這不是問題。但是，立法會在作出決定時是否應把持既有的習慣或做法，才可有一套行事標準，不致左搖右擺？

代理主席，建制派今次修改《議事規則》還有另外兩個特色。第一是大幅度增加主席的權力，而我們的主席也很奇怪，削減他權力的修訂全部不獲批准，理由是違憲，但增加其權力的卻沒有違憲，非常理想。

如果沒有呈請書的安排，相信調查梁振英UGL事件的專責委員會便不能成立，也不會發生繼後種種事件以至爭拗。

對不起要提到秘書處，因我也不想責難秘書處，但我經常會想，秘書處是否承受了很大壓力，被迫在極大壓力下工作，無論是要避免出錯還是收到order的壓力。

胡志偉議員建議如擔任議員的時間相同，便根據選舉時所得票數決定排名，這是很簡單的修改，但卻因為中英文數字次序上的出入而不獲批准。

當中包括財務委員會審議橫洲發展的撥款申請時，我們一而再，再而三追問，希望迫使政府交出資料，得知真相。

最後，代理主席，我再次忠告各位建制派同事高抬貴手，不要將香港社會和市民推向火坑之中，希望我們的主席、"西環"的"契仔"、"契妹"、"契弟"等能為市民着想一下。

因為只要是大家關心的議題，相信各位議員均會積極參與，我們要面對民意，沒有理由不作出積極反應。我是次簡單發言，是要就今次修訂中這兩個部分，向各位同事保證即使《議事規則》的修訂獲得通過，我們仍會相當重視監察政府和反映民意的功能，繼續在立法會利用適當機制進行調查或質詢。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在我開始討論此項議程之前，我想對主席有關辯論時間及投票的安排，表示強烈的不滿。

我以往曾不停追問這個問題，但大家也不肯作出修訂，我覺得這是需要修訂的地方，否則在此安排下投票，對議會、議員而言也是一種侮辱。

然而，從哪個方向作出修改呢？我覺得香港是一個追求民主的社會，議會亦需要不斷民主化以反映市民的聲音，發揮強而有力監察政府的作用。因此，我覺得修訂是應該甚至是有需要的，只要符合議會能夠更進步、更合乎民主精神，我覺得這種做法是最好的。再者，怎樣令到議員的聲音及倡議充分被尊重？我特別強調尤其是少數派議員的意見如何被尊重呢？因此，代理主席，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民主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絕大部分是我一定會支持的；當中特別要求立法會主席執行職務的時候，必須時刻保持和維護立法會的自主權，這項修正案是更重要的。

張議員就《議事規則》第2條的修正案，容許議員在議會用手語發言。事實上，鑒於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自2008年起已經在香港生效，所以，香港應該有責任承認和推動手語的使用。《公約》亦訂明，手語和聾文化應當有權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承認和支持。雖然我知道很多議員同事也不懂得手語，但現時香港最少有15萬聾人及弱聽人士，而當中不少人也以手語作為母語。因此，我覺得一定要重視手語，我亦曾特別在議會提出"爭取手語成為香港官方語言"的議案。雖然建制派的同事表決棄權，但事後聽到很多議員說他們不是反對，只是覺得那時候不是合適的時間，因為未有足夠的手語翻譯服務，所以暫時不應該推行，稍後是會支持的。既然如此，為何《議事規則》不容許議員使用手語這種法定表達方式發言呢？如果大家均支持的話，我希望大家投票的時候真的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

事實上，廖長江議員代表建制派提出的每一項修正案，對我來說也是觸目驚心的。

建制派議員過去一直說要維護及擁護《基本法》，為何有人批評這觸犯《基本法》的時候，他們還硬要牽頭破壞《基本法》？

是否輸打贏要，以人數多欺負人數少的做法，罔顧一切的做法呢？此外，很多同事剛才談及有關提交呈請書的人數，建制派要求由20人大幅增加至全體議員的一半，即35人。

透過呈請書成立小組委員會其實沒有甚麼特別作為，因為它沒有特權效應，不能夠有法律效力傳召所有有關人士出席聆訊，是沒有這樣的權力的，只是有總比沒有的好而已。是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能夠有法定權力，可以傳召所有有關涉事的人出席聆訊，這樣才有意思。

葉劉淑儀議員剛才大義凜然的說，如果事件是大家關心的話，她一定會挺身而出支持。

事實上，我想最高興的不是議員而是政府，因為剝奪了少數派的監察權力，政府就可以為所欲為。

為何保皇派的議員可以雙手奉送自己應有的權力，完全閹割議會呢？

代理主席，我覺得這件事件令我們更清楚看到議會已經淪陷。

議會的分裂、分化，就會形成社會的分裂及分化。為何大家不能集中精力針對政府，要求政府制訂一些更符合民生的政策呢？

為何要把議會變成一個不能夠真正做到有效監察政府的議會呢？

我加入議會多年，真的覺得很遺憾、沒意思，一直鬥爭下去，有甚麼好處？

最後的結果是維護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容許他們不斷增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是解決社會的矛盾。大家知道香港現時面對深刻的社會矛盾......希望大家真的盡力，互讓互諒，解決問題。
代理主席，在我開始發言前，我先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詩壇祭酒、文學巨擘余光中先生今早在廖長江議員發言時離世。我想悼念這位如此重要的詩人，他有一首詩與我們今天的場景有關。這首詩是"鄉愁"："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後，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後來啊，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裏頭；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我在想如果我能在這詩上多加兩句，我會這樣說："今天，鄉愁是一座高高的議會，我在這頭，保皇黨在那頭。"議會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希特拉在1933年1月30日在多個右翼政黨支持下選為德國總理，但他當時只有34%議席，不是大多數的政黨。但是，他很想通過一項《授權法》，即《解決人民和國家痛苦法例》。這項授權法可以讓總理在不通過議會的情況下，自行制訂規章和法例。但這項《授權法》需要有三分之二的議員通過才能生效，而他只有34%議員的支持。當時德國左翼的社會民主黨有20%議席，第三大黨德國共產黨有17%，而這兩個政黨則反對通過《授權法》。於是他想出一個方法，便是製造社會恐慌，大力宣傳德國正在處於共產黨發動革命的關鍵時刻，只有透過《授權法》才能制止共產黨發動革命，否則，德國便會處於共產黨的恐怖統治當中。在1933年2月27日，國會大廈發生縱火案，這宗縱火案為希特拉帶來前所未有的好機會。當時一個25歲的荷蘭共產黨失業建築工人縱火被捕，希特拉立即宣布此縱火案為共產黨發動革命的信號。國會發生縱火案後，納粹黨衝鋒隊佔領了全國的所有共產黨黨部，大肆逮捕共產黨和壓迫社會民主黨人士。在3月5日的議會選舉上，納粹黨終於贏得44%的議席，連同原本被他威嚇的政黨，最終《授權法》在1933年3月23日獲得德國國會超過三分之二的國會議員贊成通過。投票當天，81位共產黨黨員不在席，社會民主黨也有26位議員不在席。1933年的《授權法》授權下，納粹黨政權完全可以做到行政主導，不受國會限制，可以通過任何法律。結果納粹黨政權立法規定納粹黨為唯一的合法政黨，總理和總統職位亦合併為元首，希特拉正式完成其獨裁統治，堪稱完美的獨裁。這個歷史放在香港社會是何其相似。德國有國會縱火案，"DQ"共產黨國會議員，香港有人大釋法，"DQ"立法會議員；德國利用"DQ"對手後的優勢通過違憲的法例，將國會廢掉，而中共則成功以釋法"DQ"反對派議員，加上政府不提交任何法案，製造一種百年難得的機遇，在建制派於地區直選和功能界別皆有過半數的優勢下，強行修改《議事規則》，進一步廢掉立法會制衡政府的權力。其實修改《議事規則》如何廢掉社會制衡政府的權力呢？很多同事已經不斷在說，例如廖長江議員提出修訂《議事規則》第206條，將提交呈請書的門檻由現時的20位議員提高至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即35位議員。門檻提高即是將提交呈請書的難度提高，立法會要調查政府的權力亦被削減。梁耀忠議員剛才提醒葉太，說她太天真了，雖然她不是少年人，但亦都太天真了。但是我們倒是很相信，提高了門檻之後，確真再難提交呈請書了。昨天民主派議員就領展霸權提交呈請書，過去一直有公開批評領展的建制派，只有葉太一人支持。可想而知，連領展霸權這個跨黨派都表示關注的社會問題，也達不到35位議員的呈請門檻。如果成功修改《議事規則》的話，呈請書將永遠不能夠成功提交，從此成為絕唱，之所以我們昨天稱為最後的呈請書。更加值得留意的是，廖長江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把呈請書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更改了現在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的做法。代理主席，你是內務委員會主席，你比我更清楚內務委員會的職能，通常是為立法會會議作準備，並且商議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的事宜。對於內務委員會如何處理呈請書？若說這些不是廢掉了立法會制衡政府的權力，難道確實是制衡了"拉布"嗎？說穿了，其實建制派目的並非制衡政府，而是制衡制衡政府的力量，即是制衡民主派的制衡政府力量。廖長江議員又提出修訂《議事規則》第17條，將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由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修改為20人。其實根據《基本法》及《議事規則》，政府提出的議案、法案及修正案，如果獲得出席會議的立法會議員的過半數支持即會通過。《議事規則》中法定人數的要求，是希望在表決的時候，盡可能有一半的議員在席，令到辯論的過程，以至表決的結果有足夠的代表性。畢竟議員是代議士，法案的通過要令議案有足夠的合法性及正當性，必須有足夠的人民代表。如今，立法會在小圈子選舉之下，處理法案及議案的合法性及正當性早已成疑，如果再修改《議事規則》，只是為了政治目的，而沒有理會當中的設計原委，日後便會進一步損害了立法會表決結果的正當性，削弱了立法會的功能。究竟建制派有沒有想到這後果？1997年回歸前，立法會大會及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都是60位立法會議員的三分之一，即是20人。於草擬《基本法》過程當中，起草委員認為應該將立法會大會及全體委員會會議法定人數的門檻，兩者同時提高到全體議員的一半。這明顯是要展示香港回歸後，要較殖民地做得更好，要求更高。回歸20年後，建制派議員要把法定人數由35人降至20人，比例低於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一，較97年門檻為低。《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立法會舉行會議的法定人數為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此規定不應限於立法會會議，亦應用於全體委員會會議。有兩名律師都表示，廖長江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與《基本法》不一致。但主席表示，沒有充分理據顯示廖議員的建議，必然與《基本法》不一致，因此認為合適做法是批准討論。主席不相信立法會聘用的顧問，反而聽取建制派議員的意見，這便是偏聽。立法會是立法機關，理應按《基本法》工作，行使職權。現在建制派帶頭扭曲法定人數規定的條文，做法肯定是立了一個很壞、很壞、很壞的先例。議員亦都做了一個很壞、很壞、很壞的榜樣。這些做法有違《基本法》，有違《議事規則》當中精神及價值。中央及政府經常把遵守《基本法》、學習《基本法》掛在口邊。各位為人父母的，為人師表的，如果我們孩子將來問我們《基本法》有甚麼用途，立法會有甚麼作用的時候，我們如何回答呢？《基本法》條文的精神可以任意曲解，把全體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降低，令到其合法性、正當性再進一步成疑，我們如何回答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如何學習每年都在修改的《基本法》呢？我必須指出，現在行政主導、小圈子選舉的設計之下，立法會本來已經難以制衡政府，現時建制派要進一步削弱立法會的功能。德國的獨裁，消滅國會的歷史，前車可鑒。代理主席，從這數天的辯論可見，原來消滅一個議會並非很艱難。我們現在正見證如何消滅一個議會。代理主席，我當然不能夠支持廖長江議員提出的議案。我在開始發言的時候，提到余光中這位詩人，於完結的時候，我亦很想重提他的一首詩。他另一首詩名為"等你，在雨中"，其中有數句："永恆，剎那，剎那，永恆等你，在時間之外在時間之內，等你，在剎那，在永恆。

代理主席，香港的議會確實處於一個很危殆的時刻，真是一個危急存亡之秋，可能是今晚，可能是明天，可能是後天便會通過這個修訂《議事規則》的惡法。在這個時候，我確實沒有甚麼可以做，或者我真的要發出警號，一個最後的警號，告知那些仍在沉睡的香港人，需要守護我們的議會和香港。我要發出最後、最後的警號，要叫醒那些裝睡的人，連裝睡的人也要叫醒，讓他們與我們一起守護香港和立法會。

大家已聽到你發出的信號。邵家臻議員，如果你已發言完畢，請坐下。

邵家臻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已過，請坐下。

請工作人員將發聲裝置帶離會議廳。邵家臻議員，我警告你，請立即關掉手上的發聲裝置。議員不得擾亂會議秩序。請議員返回座位。議員應知道，議員不得攜帶任何發聲裝置進入會議廳。

各位議員，我不希望會議過程不斷被打斷，請各位議員遵守會議秩序，返回座位。

毛孟靜議員，我再詢問一次，你是否感到身體不適？若然，我會先請李國麟議員發言。如果毛孟靜議員需要......李國麟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我剛才已酌情容許邵家臻議員在其15分鐘發言時間內響起他所謂的"警號"，但隨後卻有議員互相拋傳另一個發聲裝置。我亦提醒議員不應在會議進行期間使用手提電話，議員應遵守會議秩序。

李國麟議員，你是否想發言？如果李國麟議員想稍後才發言，我可以酌情先請盧偉國議員發言。

根據我的專業意見，我理解到毛孟靜議員感到有點頭暈及氣喘，需要坐下稍事休息。

如有需要，我可以暫停會議。黃定光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其實真真假假也好，我們又真是有多15分鐘時間休息，再加上計算法定人數的時間，我們便多了20分鐘的時間。我們看到的是，其實就今次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建制派朋友表示，因為我們"拉布"，濫用《議事規則》，"拉布"之後令到很多事情癱瘓，政府又癱瘓，立法會又癱瘓，許多事情做不到，民不聊生，因此要修改《議事規則》。

我有一些疑問的。

希望各位在坐反對派及建制派的朋友高抬貴手，讓張超雄議員的議案獲得通過，即是可以使用手語，這項建議其實是很中性和是好的，希望大家都支持。

所以如果根據剛才葉劉淑儀議員或較早前廖長江議員的發言，指出修改了《議事規則》後，便可以提高會議的效率，即是不會有"拉布"，程序快捷得多。因為我們這一邊來說，根據你們建議所修改的《議事規則》，許多你們認為瑣屑無聊，"拉布"，亂說話，浪費時間的那些都統統縮短了。

這與《議事規則》沒有關係的，我們要讓公眾知道，其實今次修改《議事規則》，與反"拉布"是沒有必然關係的，根本達不到目的。

我看到如果我們要反"拉布"，防"拉布"，令到議會更有效率，應該去得很盡，便要改這些。

怎樣看"拉布"，這是手段來的，是一個制衡政府的手段，反對惡法的手段，監察政府的手段來的。

在此情況之下，其實修改《議事規則》是否有效呢？是否有效用呢？令到議會更有效用呢？就這方面，早前有議員發言時，指出我們這本"紅書仔"歷史很悠久，由港英政府留到現在，我沒有記錯已有百多年了，我聽說歷史延續下來，當然有修有補，改完之後。沒有錯，過時是要修改，改完之後卻達不到我剛才說的目的，或是達不到我剛才說的兩個目的，甚至有所倒退。然而，整本"紅書仔"——本來這本"紅書仔"是很中立放在這裏，讓代理主席，幾乎說了你老人家，不好意思，主席你，代理主席你可以翻閱這本書，按着這本書去辦事，公平公正地讓大家看到。這是"紅書仔"的作用，這正正是我們說的規範，規範了整個議會的運作，令大家可以很有效地使議會根據規矩辦事。這是屬於一些我們稱為傳統智慧，或是政治智慧的事情。但是今次的修改，對我們來說，既達不到有效率的目的，亦破壞了效用方面，最後整本《議事規則》偏頗了，偏頗了到修改它的一方。這樣一來便出問題了，代理主席，我以呈請為例——我昨天也說過——由20人提高至35人，很多同事已說過，我不作解釋。但問題是，如果根據《議事規則》的傳統，是賦予議會權力，根據遊戲規則，我們可以為民請命。

即使3月我們幸運——希望公眾人士支持——選出6位民主派議員返回議會，我們一樣也做不到這件事。根據兩個命題所說：反"拉布"，你無法達到；有效率，不是真的有效率，而效用卻變差，何解需要修改《議事規則》？所以，代理主席，對我來說，這次是不必要的——我會這樣說——是遊戲也好，是動作也好，無論怎樣，也是不必要的。不過，我明白今時今日，大家劍拔弩張，我們只是求氣，並不是求財，即是我們不求和平，包括我們和你們也一樣。

香港有一個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每5年便換一屆政府，當然施政是可以有延續性的。但是，我們並無"政黨法"，我們在議會內亦沒有"管治黨"的出現。

不過，我也明白，今時今日，在一個政治鬥爭的情況下，大家劍拔弩張、各不相讓。不過，我們較不幸，我們人少，你們人多，一定贏。

但是，在這情況下，我想大家同事思考一下，今次修改《議事規則》，其實有些是好的《議事規則》。

既然修改了《議事規則》，例如全體委員會減少法定人數，其實只是叫作"贏了帳面"，實際上沒有贏，無法達到反"拉布"的目的。再將主席權力放大，被人質疑，亦有同事質疑——不好意思，你是代理主席——當大主席主持會議時，質疑他有利益衝突，不應主持會議。這些不必要的爭論，其實是否真的幫到整個議會，既有效率，亦有效用去議事，然後做到——我記得我昨天說過，我帶着幼稚園K3團體參觀時，小朋友問如何制衡政府，如何立法，以及如何審批公共財政預算案？

但是，最後，我想看看，說了這麼多具爭議性的事，其實對整件事——我說的是"紅書仔"——沒有好處，我們是否需要修改呢？

我希望經過今次事件，大家看看，其實我們是想議會既有效，也有用，以達到我們3個目的，還是怎樣？我說了15分鐘，交回毛孟靜議員。

這個議會非常妖獸。今天早上，聽到因為謝偉俊議員的一件褻衣，究竟是內褲、三角褲，還是泳褲，也可以談好幾分鐘。而我當時看到你眉花眼笑，十分興奮，沉淪的程度真是難以想象。當然，這個議會充斥很多西環"契仔"、"契女"，當然亦有"契弟"，是一定有的。結果，現在我們的議會落入了憲制危機，真的是憲制危機。說到底，現況就好像黑社會一般，誰有權處理規矩的，就是最有實力的社團。何謂最有實力？就是最有錢的人。

這種威權根本就是獨裁。一天到晚也有人說，"拉布"妨礙民生、阻礙撥款，例如廖長江議員說：民生項目真的被"拉"得很慘等。在這個議會，我以前很介意一個人，但現在有一點懷念他。

而我最不能理解的一個項目，就是港珠澳大橋。

167億元，等於10億罐午餐肉。

由納稅人支付，這12億罐午餐肉的價錢。

但他讓人看到，他是公正、公平的。

我們只有數屆立法會主席，大家說：哪位主席是公平、公正的，會有市民看到，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豈能堵世人悠悠之口？

之前有民主派同事問他，這本書並沒有訂明"不容辯論"這4個字，他又假裝沒有這一回事，聽不到、不回答。

他現在一直在賣港，完全是陷香港人於不義。

他一定要在聖誕節前全部通過這些"擦鞋"修訂，以向北京交代。

主席，關於立法會《議事規則》修訂的討論，我認為立法會不同黨派或政見的議員均應以平常心看待。立法會《議事規則》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應該與時並進，不斷優化及完善。如果發現《議事規則》有不合理之處，又或有實在可能影響議會正常運作的地方，為何不能對之作出改善？《議事規則》的修訂，今次並非第一次，我相信亦不會是最後一次。我們沒有理由視之為洪水猛獸，更加不應出盡法寶，搗亂議事堂的秩序以圖阻礙會議的進行。代理主席，非建制派議員在這個議題上顯得邏輯混亂，進退失據，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例如郭榮鏗議員於11月30日本會會議席上發言時，認為建制派議員修訂《議事規則》，只會種下更多怨恨和仇恨，我當時已發言表示對此感到非常奇怪。如果按非建制派議員的邏輯，建制派議員修訂《議事規則》是所謂種下仇恨，那麼非建制派議員為何同時又提出多項修訂《議事規則》的建議呢？他們憑甚麼指責建制派議員？這難度不是持雙重標準嗎？事實上，如今雙方都提出各項修訂建議，正好證明《議事規則》確實有需要作出修訂。

"的確，代理主席，破壞容易，建設困難。

但是，我們不應害怕他們層出不窮的招數，《議事規則》如應該修訂，便要作出修訂。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立法會自行制定《議事規則》，令立法會可履行憲制責任，但不得與《基本法》相抵觸。立法會《議事規則》絕對具有立法效力，至於非建制派議員就主席所作各項相關裁決的質疑亦沒有道理。對於有12位議員分別就修訂《議事規則》動議合共12項擬議決議案，正如主席多番強調，立法會行之已久的慣例是，修訂《議事規則》的建議必須採用"三部曲"程序進行。具體而言，先由議事規則委員會研究，再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其建議，之後請立法會主席批准動議相關的擬議決議案，供大會考慮。主席作出裁決時只會考慮各項擬議決議案是否經過"三部曲"程序，有否抵觸《基本法》、現行法例或《議事規則》的條文，以及內容有否不準確或不能理解之處。因此，主席裁定12項擬議決議案均可提出，顯然並沒有因為提出議案的議員是建制派還是非建制派而作出偏頗的處理。至於其後有22位議員就擬議決議案提出88項修正案，主席亦採取了寬鬆的原則，綜合考慮上述各項因素後批准提出23項議案，當中涉及54項擬議修正案。同時，鑒於12項擬議決議案及其修正案均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修改《議事規則》，屬同一主題，經參考立法會過往處理議員或政府提出決議案的慣例，安排進行合併辯論。由此可見，主席作出的相關裁決既合法亦合理。代理主席，非建制派議員提出的《議事規則》修訂建議，有多項其實屬行政問題。例如第83AA條的修訂涉及秘書處的設施及資源，第67條的修訂則涉及秘書處的人手配置，均應由行政管理委員會處理，而並非藉修訂《議事規則》處理。至於第2條的修訂則有關手語的使用，我認為首先要爭取將手語訂為法定語言，那便可以名正言順地將之納入《議事規則》。目前透過行政方法在立法會使用手語，是務實的做法。代理主席，現時議會長期陷於"拉布"的亂局，最終受害的是全港各階層的市民，因為不論是經濟發展、基礎建設、土地開發及房屋供應，以至許多社會民生問題的解決措施，均大受"拉布"阻延。公道自在人心，市民看到這些情況，自然心中有數。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近日公布的調查結果，有53.2%受訪者同意"拉布"阻礙政府施政，拖慢香港的社會發展，只有19.8%受訪者不同意。對於是否贊成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以減少"拉布"，贊成修改的受訪者達到49.4%，不贊成的只佔30.1%。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有58.6%受訪者表明不贊成非建制派議員早前就有關"一地兩檢"議案進行"拉布"，大幅拋離22.2%的贊成比率。由此可見，對於非建制派議員種種"拉布"行徑，民意傾向十分清晰。主席曾經指出，議員於議事堂發表的言論不一定是事實，但一些最基本的常識及認知又豈能混淆？例如多位非建制派議員於發言中詭辯，在大會以20人站立方式提交呈請書，只佔很短時間而不屬"拉布"。但是，眾所周知，提交呈請書之後成立相關專責委員會所虛耗的時間、人力、公帑非常龐大，因此不容濫用呈請書。

反對派只有3名同事在席。究竟是誰在浪費香港人的公帑呢？主席，數天前，我從網上看到一個所謂的"懶人包"，內部關於今次《議事規則》的修訂。

為了掩人耳目，他們竟提議把開會的法定人數降低，實在是本末倒置。"主席，我真的認為這才是本末倒置、戾橫折曲。

所以，我想廣大市民的眼睛比專業人士的更為雪亮，可以看得出誰人才是香港的"大懶蟲"。主席，我們的前輩教導我們，當議員應該根據情、理、法辦事。其實70名議員當中，要求有35人在席，真的不離譜。但如果仔細想一想，要求把這些出糧不出勤的議員，算入70人內，便真的很困難。我們極其量只有41名同事在席，有約40名議員同事可能會出席，若要求有35名同事在席，百分比真的相當高。

因此，針對反對派出糧不出勤的情況，我們才會要求把全體委員會的人數由35人降至20人，其實相當無奈。如果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相信大家也會要求修改出席率，杜絕這些出糧不出勤的反對派，繼續在議會裏肆意妄為。

"懶人包"這樣寫："選民投票選出議員，讓他進入議會代表選民發聲，議會制度本來就是民主的體現。保皇派以修訂破壞制度，簡化表決程序，消滅所有聲音，縱容政府獨斷橫行。

我想所有市民跟Ann姐一樣，不會讓這件事發生。廖長江議員提出的其中一項修訂，便是關於將表決鐘由5分鐘縮短為1分鐘時，應否給予時間讓議員討論的問題。主席，各位香港市民，其實現在關於表決鐘響時間的討論，並不涉及收窄言論自由。因為這件事對於原來問題的討論，根本沒有影響。

所以，我希望大家和香港市民同樣珍惜光陰、珍惜香港。

主席，這次建制派議員提出修訂《議事規則》之舉，並非由單獨一人或一小撮人發起，而是經由38名立法會議員作出的集體決定。最初，我與陳克勤議員以該委員會的委員身份，代表建制派議員於議事規則委員會提交《議事規則》的修訂建議。我們在所提交的文件中指出，是次修訂的目的是為了保障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員會能暢順處理事務，並維護立法會的尊嚴及誠信。在講解部分修訂內容前，我先行代表自由黨表達對今次修訂的看法。自由黨對於今次由建制派提出的修訂表示支持，是因為我們相信今次的修訂，已在保障議員發言權及立法會有效履行其憲制職能之間，取得合理而適當的平衡。我們亦相信今次作出的修訂，將有助改善立法會的運作及處理濫用程序的問題，從而令立法會重回正軌。須知道"拉布"的手法只能拖延時間，卻無法阻止立法程序進行或移除撥款申請。自激進派議員於2011年把"拉布"的手法帶進本會後，"拉布"的情況越演越烈，過去只會在財委會會議或大會上應用，現在卻幾乎所有事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及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也有議員利用"拉布"手段拖延會議，議會的進程已接近不受控。時間便是金錢，舉例而言，我於2014-2015年度接任財委會主席，首3個月須處理上一年度遺留下來的多項撥款申請。最終，有關撥款申請均獲通過，但正因延後一年才處理有關申請，結果便多花了28億元我們香港納稅人的金錢。過去曾有不少團體向自由黨反映，立法會"拉布"的問題已逐漸影響香港整個社會。許多法案，例如去年的《2016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便因一位立法會的醫生代表藉各種"拉布"手段而成功被拉倒，須於今年推倒重來。至於受財委會"拉布"影響而被拖延的工務工程亦陸續出現問題，嚴重影響參與前期規劃工程師的生計。據相關業界透露，由於近年批出的新工程進度大為放緩，前期規劃的工作大為減少，嚇怕了初入行或打算入行的年輕工程師，他們紛紛轉投其他工作或是其他行業進修。由此可見，這些工程師將在未來出現接班問題，即會損害香港工程界的持續發展。立法會以往的工作已受到極大阻撓，積壓大量工作，許多負面影響已陸續浮現，致使經濟及民生無法及時得到改善，並已損及香港的元氣。自由黨支持這次的修訂建議，你們也許會認為我們是迫不得已，甚或忍無可忍。我們明白家家有求，也不希望大石壓死蟹的局面。然而，當"拉布"成風，議會時間不斷被浪費於響鐘及不斷重複提問上，最終受害的是香港市民。因此，我們必須取得平衡。建制派作出多項修訂，大致可分為8個範疇。我主要講解一下清楚訂明立法會主席容許動議修正案的酌情權、理順防止濫用程序的各項程序，以及阻遏議員在立法會大會及各委員會上的不檢行為等。主席，眾所周知，近年有議員就《撥款條例草案》提出數以千計的修正案，成為立法會主席所須面對的一大難題。

在作出裁決的過程中，立法會主席仍需對建議的修正案作整體審視，考慮該等修正案是否屬瑣屑無聊或無意義，更須耗費大量時間、人力及物力。雖然，現時《議事規則》第574d條或可應用於處理該類大量修正案的情況，但仍然有所局限，因為有某些修正案難以合理地裁定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較佳做法為確保立法會能按劃一的準則決定是否容許分別對法案及議案提出修正案。因此，建制派認為《議事規則》應根據主席有憲制責任確保立法會按照其作為立法機關須有秩序、有效率及公平地處理其事務的重要原則訂立條文，賦予立法會主席選擇擬議修正案的權力。事實上，海外立法機關議長一般都獲賦予上述選擇權。藉新增的條文，主席將能在多項旨在達到相同目的的議案或擬議修正案中，選擇最有效的修正，並發還其他不獲選的議案或擬議修正案。

我們亦認為，由同一議員提出的兩項或以上用作修正的議案或修正案如屬類同，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應獲賦權指示就該等議案或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及表決。

我們提出的這項修訂，是反映過往立法會主席所作裁決的實例，我們只是在條文中更清晰指出有關做法而已。有關理順防止濫用程序問題的各項程序方面，建制派希望處理議員濫用休會待續或是中止待續的問題。須知道，現行《議事規則》第403條確保當一項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被否決後，不可在同一項辯論中再次提出另一項相同議案，但就立法會全體委員會的程序而言，《議事規則》第404條未有訂明是項安排。可是，以往曾有先例，全體委員會主席作出裁決，不容許一名議員在一項將委員會過程中止待續的議案遭否決後，再次提出同一項議案。雖然《議事規則》並無清楚訂明，立法會主席與部分外地議會的議事長相同，擁有不容許提出相同議案的權力。然而，我們留意到在這些外地議會，當議事長認為拖延議案是濫用程序，便可即時把中止待續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因此，我們建議修訂《議事規則》第404條，賦權立法會主席在其認為某些拖延議案屬濫用程序，可藉不就該等議案提出待議議題或無經辯論立即提出待決議題付諸表決，以有效處理該等拖延議案。主席，另一項可能遭濫用的程序是《議事規則》第383條。該項條文容許議員若認為先前發言的某部分被誤解，便可再次發言。為免議員誤會可以發言多於一次，我們建議修訂有關條文，明確規定議員只應就其發言中被誤解的部分發言。另一個困擾議會的問題是，現時根據《議事規則》第49條提出縮短點名表決鐘聲鳴響時間的議案，很多時候也遭到濫用，有議員利用這項議案引發討論。

為節省議會的時間，建制派建議修訂《議事規則》第494條及第496條，使議案一經動議，主席可立即就有關議案提出待決議題並進行表決。就立法會及委員會會議中的秩序方面而言，建制派認為，有迫切需把《議事規則》第451條的適用範圍，由常設委員會及專責委員會擴大至涵蓋所有委員會。

其唯一可做的，便是命令該議員立即退席，但如不論輕重皆這處理，卻似乎於理不合。主席，根據上述闡釋，大定便明白建制派的修訂建議，已參考外地議會為解決類似問題而曾採取的一些做法。事實上，本會今天仍然採用的《議事規則》，不少也是沿用英國國會以前的規則。然而，英國國會的規則早已作出大量修訂，以優化議事程序及處理"拉布"。反觀我們的《議事規則》在過去只曾作出小修小補，許多條文已不合時宜。其實，建制派提出的修訂亦只屬輕微修改，應可接受。我們從沒期望可藉這次改動阻止泛民"拉布"，況且泛民的"拉布"手法層出不窮，實在難以完全遏止。正如一些泛民議員也曾在多個場合指出，即使建制派今次的修正案成功獲得通過，也無法完全阻止他們繼續"拉布"。大家必須明白到，市民對本會是絕對有要求的，就是希望立法會可以運用其憲制及法律賦予的權力，確保擬議法例及撥款申請可以經正常審議後，盡快落實和執行，並同時確保會議能有效率及有秩序地進行。我們只是盡力達到市民的合理期望而已。

對於由議會制訂政策或提出法案以提升效率這點，我可不同意。

我在此列舉一個簡單事例，大家便會明白：如果有同事於過去數屆均擔任議員，便會記得2011年的財政預算案。

這一個案例告訴我們，政策的效果是議會所要考慮的，即我們須着眼於政府的施政有否回應市民訴求。

當然，你可以指責他們"拉布"的手法差劣，甚至可以用各種粗話形容他們，卻不能因而修改《議事規則》，因為政策的效果畢竟是最重要的一環。

中世紀是政教合一的年代，有一位教宗名為國瑞九世，他當時想出了一件相當有趣的玩意來，那便是宗教法庭。在座如有朋友或議員是基督徒的話便會知道，於那個時候，管治效率甚高。當你被視為異端教徒或女巫時候便如何——譚文豪議員和何君堯議員好像也是基督徒——很簡單，便是在宗教法庭外，把該等人物活活燒死。

這是現代民主政體最基本的概念，我相信大家對此亦十分清楚。

第二點，剛才也有其他議員提及，是關於程序被濫用這點。

如何判斷議員有否濫用程序呢？這並不是由代理主席或我本人說了算的，而應由投票給我們的每一位選民自行判斷，評定我們在議會內的表現是否符合《議事規則》、社會規範、香港法律，以至他們的預期。當然，在香港的畸形體制下，有些議員無須面對選民的監察，所以大家便有一種印象，那些議員似乎濫用程序。

至於第三點則更是離奇，關於"少數人獨裁"。廖長江議員在開始發言時提及現時泛民議員利用《議事規則》進行"少數人獨裁"的情況。

我的意思是，我們所相信的理性發言的空間——這種說法，廖長江議員今天早上亦有提出——並非單純理解為議會的秩序。

我們所說的理性發言，不是單純指這些所謂的"秩序"。希望大家能夠明白我的意思。因此，當我們說議會的理性秩序，其實是指一件事。在議會，我們相信透過一個理性的程序，經過作供、提問、去否證及按事實驗證，把所得經驗用於改善我們的政策。我們稱之為理性的政策制訂過程。

自特區成立以來，今屆是最多議員被取消資格的一屆，共有6位同事被"DQ"，當中有4名議員曾在這個會議廳共事9個月。

當中雖有法律依據的，但不太合情合理，尤其是主席說他們的投票有效，某程度上，即是說他們過去9個月的工作有效，但卻"有汗出無糧出"。

我提出這麼多有關議員被"DQ"的事情，並不是我想離題，正因有這麼多議員被"DQ"、失去地區直選界別的否決權，才會引發今次《議事規則》修訂的事件。就此，請不要怪我不厭其煩地引述《基本法》賦予立法會議員的職權，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監察政府施政，通過法案和審批政府開支等，過程均須詳細質詢和討論。因此，《議事規則》需要給予議員充足時間暢所欲言地審議法案，不明白的便問至明白，同時指出不妥當之處，需要時間作出修訂、提出議案，這些是議員的權利，也是議員的天職。至於"拉布"，其實並不是個別派別議員的專利，在我擔任立法會議員的這1年，我看到有議員"拉布"，但我同時看到當討論規管醫療儀器或修訂香煙健康忠告的覆蓋範圍的議案時，一些十分關心這數件事的業界代表，也十分齊心，並有技巧地"拉布"，希望在這個過程中，令政府作出一些讓步，而政府是讓了步的。甚至我也明白在這個過程中，每一位議員正代表不同市民和選民的利益，我認為跟政府周旋是相當正常。泛民在地區直選得到最多選民的支持，不過因為制度問題，在立法會變成少數派。如果論人頭、計票數，他們會輸，他們知道就一些具爭議的法案和議題表決會輸的時候，"拉布"是他們唯一的選擇。若他們做得過分，固然會受到大家的批評，選民會批評他們，而且下次表決時，自然會作出選擇。

在某程度上，這是進一步限制議員提出議案的權力，也是頗具爭議性的做法。事實上，《基本法》和《議事規則》已賦予不論是大會主席或委員會主席很大的權力，他可以限制議員的發言時間和次數。雖然被限制的一方可以提出抗議，但議員最終也會乖乖就範，否則，便會被趕出會議廳。少數一方通常是民主派，無論怎樣"拉布"，最終也無法阻止議案或法案通過。一旦主席認為拖延太久，其實也有很多尚方寶劍可以"剪布"，故沒有必要再透過修改《議事規則》限制議員的議政權力。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曾經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別就遞補機制的議案和財政預算案辯論引用《議事規則》第92條"剪布"。雖然他第一次"剪布"，被當屆議員梁國雄議員提出司法覆核，但終審法院裁定立法會主席有權對辯論設限和終止辯論，進一步確立主席的"剪布"權力。對於今次《議事規則》修訂的爭議，他表示不會有真正的贏家，並認為即使今次通過修訂，阻止"拉布"的作用亦非常有限。另一位前主席黃宏發接受訪問時，從另一角度指出，如果是為了阻止"拉布"，根本無須作出任何修訂。他認為關鍵是立法會主席能否把握好主持會議的尺度、適當時候抓緊一些，尤其是對程序議案可嚴限發言時間，甚至即時劃線付諸表決。他說關建不在於《議事規則》是否有漏洞，而是主席主持會議的尺度，這一點我非常同意，而且就我的觀察，今屆立法會主席主持會議的尺度較以往為緊，是因應泛民議員"拉布"比以往頻繁。換言之，主席現時控制會議有秩序進行的權力已經相當充分。這次《議事規則》的修訂過程，也反映主席的權力相當大。我上次在內務委員會也曾經說過，降低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由原來必須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修訂為包括主席在內的20人，其實有機會抵觸《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秘書處亦就此曾作出過提醒。此外，政府當局以前也曾說過，任何違反《基本法》的事情都是沒有討論餘地的。

此外，以下的一些修訂建議，例如立法會主席或立法會全體委員會主席，有權把他們認為同類或兩項的議案或修正案予以合併。例如就議員可無經預告動議一項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議案，現在卻修訂為如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是濫用程序，可決定不提出待議議題或無經辯論而把議題付諸表決。又例如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委員會主席發覺有議員在辯論中不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不斷重複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可於向立法會或委員會指出該議員的行為後，指示議員不得繼續發言。

此外，關於在提交呈請書後，議員站立支持的人數由20人增至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才能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的修訂，以及在二讀法案時，議員提出一項可無經預告而動議的議案，修訂為在獲得立法會主席同意後才可提出的建議。這些修訂其實是進一步增加主席的權力，或減少議員議政的權力，我是難以支持這些修訂的。我在此再次重申，立法會的職責是監察政府施政，而不是配合政府的施政，限制議員議政權力等同削弱議員監察政府的能力。況且，現時主席已有很大的實權，他有權在他認為有需要的情況下限制議員的發言和提案。如果有人想趁現在泛民失去部分議席而修改《議事規則》，即使贏了也會予人勝之不武的感覺。其實，兩邊陣營也曾嘗試一起討論，但是無法成事。事實上，在修改《議事規則》方面，最佳方法就是不同議員坐下來一起好好商量，達致某程度上的共識才修改，這才是上上之策。

如果這次強行修改《議事規則》，隨時只會令議會內各黨派更互不相讓，那麼這個議會又如何繼續運作下去呢？對廣大市民又有甚麼好處呢？最後，其實我想引用兩位前主席的話，讓主席和議員也停一停，想一想。前主席曾鈺成寄語"兩派開戰，雙方無所不用其極，不論有甚麼辯解理由，總是難看；到頭來議會運作不見改善，徒添兩派仇怨。這場仗，值得嗎？前主席黃宏發寄語"雙方都是立法會議員，如果雙方'文明地'繼續'玩下去'，需要大家都同意的《議事規則》，呼籲泛民建制心平氣和討論，但如果強勢一邊不讓步的話，事件永遠無法和解，少數派只能搞抗爭。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批評大會主席梁君彥所作的決定，令我只可以就多項技術性修訂說15分鐘。當然，我沒可能說完，因為我們和很多傳媒朋友也計算過，如果只有15分鐘，我們只可就每項擬議修訂說8秒，議題仍未說完便已經沒有時間了。因此，在這樣的"黑哨"下，他這樣限制我們的發言時間，我只可以作綜合評價及反映主席濫權的程度，他可以將完全不相關的《議事規則》條文作合併辯論，試問我們今天的辯論還可以有意義地進行嗎？

與其逐一討論，我不如用這15分鐘告訴市民立法會的荒謬、扭曲，主席的濫權和建制派的自我閹割。當然，我不知道建制派今天是否收到命令要全程在席，所以心浮氣躁。

除非大家都覺得這形容詞是在形容自己，否則無需有這麼大的反應，這只是成語故事。剛才亦有議員提到修改《議事規則》不會影響言論自由，我希望就這一點與市民討論。

如果我們少了時間討論一些實質可以影響言論自由的法案，例如第二十三條，日後任何對國家的批評都有機會以言入罪，有機會被這個政權以惡法打壓社會上的異見人士，這不是直接影響言論自由嗎？為何建制派說修改《議事規則》與言論自由無關？例如《版權條例》的修訂，社會上有很大爭議，如果影響二次創作，影響很多含有政治意味、政府覺得不中聽的作品，如果這項法例的修訂不完善，是否可以用來打壓少數？這是否會限制言論自由？

如果將來《國歌法》強迫學校必須播放國歌，禁止用國歌作其他創作和表達，而我們在法案的審議過程中的發言機會減少了，便等於議會可以審議這些有機會成為惡法的法案的能力減少。

這些全部都是《議事規則》如何影響言論自由和議會內民主派監察政府的力量的例子。

事實上，當我們說"西環契仔契女"，在座的確有很多，我不知道張宇人議員是否覺得自己是其中之一，當然有很多議員會對號入座。當他覺得這廣東俗語冒犯時，他有否想深一層，"契仔契女"是說他們關係密切，稱兄道弟？保皇黨議員與哪些人關係密切、稱兄道弟？哪些人下的命令會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死存亡，直接影響他們連離座上廁所也不敢？

每當談到上契的事情，一定會有議員認為是在說自己，要急於澄清或急於要人澄清，不要緊，大家是心知肚明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議事規則》不可以輕易修改，《議事規則》沿用多年，有它自己的意思。訂定這些規則是希望在議會上不同黨派、不同議員、不同意見之間取得平衡，令少數派議員都可以有發言權利。今次修改，是要消滅所有反對聲音，給主席你更大的"黑哨"，給主席繼續濫權。當然，主席梁議員你也是建制派，在座的都是保皇黨，當然要保着政府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今次修改成功，影響是永遠的，我們要讓市民知道，當立法會的憲制角色被削弱和斷送後，是不能走回頭的。我們也聽到傳媒報道有關建制派廖長江議員的說話，他說民主派議員多年來坐享地區直選的人數優勢，今次他們有何道理反對保皇黨以大多數議席修改《議事規則》？又說現時的情況並非保皇黨造出來的。當然不是他們造出來的，"DQ"議員是他們聯同政府和北京政權一手造出來的。他們是聯盟，所以張宇人議員剛才無需動怒，"契仔契女"，他們的關係真的密切，就是這麼簡單。因此，當他們說民主派議員多年坐享地區直選的人數優勢時，他們會否覺得羞耻？保皇黨議員透過功能界別的小圈子選舉才可以吃政治免費午餐，才可以在議會內佔大多數議席。他們的票數比民主派少很多，我們的議席是經由市民投票投回來的，代表市民的選擇。

梁議員，你也是，你代表甚麼市民、甚麼利益呢？這次他們是在濫用、扭曲制度下的大多數優勢，他們心知絕對不能代表大多數市民，當中有很多"契仔契女"只代表政權的利益。謝偉俊議員也說七傷拳，他也承認，這些修改真正會削弱立法會的監察力量。

我剛才提到，我們在議會內的監察力量的確會被真正削弱，建制派議員亦在自己的發言中承認這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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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沒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呢？所以，當建制派議員亦承認有關修訂會損害自己的議事職能及監察政府的力量，這又何苦呢？

他剛才似乎指建制派議員亦認同有關修訂會削弱《議事規則》的效力，但我卻聽不到有建制派議員提出這說法。
許智峯議員，陸頌雄議員要求你澄清。

謝偉俊議員在2017年12月7日的大會發言是這樣的，他說他同意這次修改《議事規則》在某程度上令議會整體可以用的工具或權力被削弱了。不如你叫謝偉俊議員自己澄清吧，他今天這麼勇猛，何必要我澄清？

建制派議員自己承認了就不要躲避，削弱了便削弱了，他們不會care，他們會監察政府嗎？

因此，當特首說政府也許未能滿足所有市民的願望，但不會做損害市民的事情時，政府卻又做他們的緊密戰友和拍黨。當他們修改《議事規則》時，政府便甚麼也不提交上來，把立法會留給建制派和保皇黨玩，玩足數個月，製造這些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會鬥爭，這些市民會全部看在眼內。梁議員，不是主席，是梁議員，我謹此發言。

在我們廣東人的語言中，這名稱十分粗俗，亦具侮辱性。